主席，我謹以保安事務委員會主席的身份，匯報事務委員會在今個會期內的主要工作。首先，在公眾安全方面，委員關注到，本港面對本土恐怖主義活動和激進暴力行為的威脅。委員促請當局加強防範，依法全面調查及打擊這些行為。同時，當局應加強反恐公眾教育，尤其是向年青人灌輸正確價值觀，培養他們對社會的責任感及守法意識。委員亦支持當局修訂《刑事罪行條例》，引入窺淫、未經同意下拍攝私密處及相關罪行的建議。當局接納了委員的意見，並向立法會提交了條例草案，包括擴闊未經同意下拍攝私密處罪以涵蓋"拍攝衣領"，而威脅發布未經同意的私密影像亦會構成罪行。在消防安全方面，委員對當局建議修訂危險品規管制度，以期與國際標準一致，表示支持。委員亦討論了修訂《消防安全條例》的進度，以回應公眾對樓宇消防安全的關注。委員促請當局及早制訂相關的修訂，讓執法部門可代目標樓宇業主先進行消防改善工程，然後收回有關費用。與此同時，當局亦應繼續向相關業主提供財政、技術和協調支援，以改善樓宇的消防安全水平。此外，委員歡迎各紀律部隊利用創新科技提升執法能力，以及優化向公眾提供的服務。委員認為，當局應研究更廣泛運用資訊科技及其他先進技術，提升部門表現及效率。委員察悉，香港特別行政區與深圳市政府達成共識，將於重建的皇崗口岸實施"一地兩檢"。委員支持早日落實這安排，以提升口岸通關能力，方便跨境旅客。在聽取了事務委員會的意見後，保安局局長其後在本年3月24日的立法會會議上動議一項政府議案，爭取立法會支持在重建後的皇崗口岸實施"一地兩檢"安排。該議案獲得通過。最後，我謹藉此機會多謝委員對事務委員會的支持，亦感謝秘書處在事務委員會工作上的協助。

主席，我謹以經濟發展事務委員會主席的身份，提交本年度的工作報告，並簡述數項重點工作。香港國際機場是推動香港經濟的重要動力，事務委員會曾討論多項提升香港作為國際及粵港澳大灣區航空樞紐有關的策略性發展項目，包括三跑道系統項目的推行情況、發展位於機場的多式聯運中轉客運大樓及重建香港郵政空郵中心。委員認為即使面對新型冠狀病毒疫情所帶來的短期困難，當局仍然要為香港航空業的未來發展做好準備，抓緊"十四五"規劃中支持香港提升國際航運中心和航空樞紐地位的機遇，積極融入國家發展大局。監察三跑道系統項目一向是事務委員會的重點工作之一。委員理解疫情對此項目的財務狀況和工程進度造成衝擊。資金方面，因應國際航空交通和旅客量銳減令香港機場管理局的收入下降，機管局已增加了項目向外融資的比重。施工進度方面，雖然受到延誤，但在採取相應措施後，預計機場仍可按計劃於明年啟用第三條跑道及2024年全面啟用三跑道系統。旅遊業在疫情下受到重創，事務委員會曾討論與旅遊有關的事宜，包括審視香港旅遊發展局的工作計劃、海洋公園的新發展策略和檢討香港迪士尼樂園度假區的營運等。委員籲請各有關當局制訂通盤策略，在疫情期間控制成本、專注本地市場、鼓勵消費、避免裁員及推出支援業界的措施。在疫情減退後，盡快重開旅遊市場，恢復旅客對香港的信心，復蘇旅遊業。在監察能源供應和保障消費者政策方面，事務委員會曾聽取2021年的電費檢討結果及跟進香港車用燃油價格偏高的問題。事務委員會要求當局和競爭事務委員會以新思維解決香港燃油昂貴的問題。事務委員會的其他工作已在書面報告中詳細交代。我亦藉此機會多謝各委員的努力。

在政府要求公務員及非公務員政府僱員宣誓或簽署聲明方面，委員察悉，有關僱員絕大部分已經宣誓或簽署聲明。至於沒有合理解釋又不理會或拒絕簽妥和交回聲明的人員，大部分已離開政府或陸續被終止聘用。有委員促請當局設立機制，以監察已宣誓或簽署聲明的人員真心擁護《基本法》及效忠香港特區。委員並要求當局擴大宣誓或簽署聲明的安排至政府資助機構僱員。委員普遍歡迎政府當局決定於2021-2022年度公務員編制零增長，但留意到截至2021年3月31日，約有14,000個公務員職位空缺。有委員關注宣誓/簽署聲明安排實施後公務員的招聘及辭職情況，亦有委員擔心公務員工作量會大增，以致影響士氣及公共服務質素。委員建議當局檢討各政策局及部門的架構和運作，並確保有足夠人手應付運作需要。事務委員會支持政府當局擴大本地教育津貼的適用範圍至包括內地中小學，並將該津貼改稱為內地及本地教育津貼。有委員建議政府當局考慮進一步擴大津貼的適用範圍至包括內地專上院校，直至合資格的公務員子女年滿19歲為止，並涵蓋2000年6月1日或之後受聘的公務員。此外，委員察悉公務員及合資格人士對公務員中醫診所先導計劃反應踴躍，並促請政府當局盡早改善及擴大有關服務。事務委員會支持政府當局成立公務員學院和開設公務員學院院長一職，但關注到該職位的職務、入職條件，以及相關聘用條款及形式能否吸引合適人才。委員並促請當局為公務員舉辦更多國家事務研習課程，以確保公務員正確理解《香港國安法》背後的概念。主席，事務委員會的工作已在書面報告中詳細交代。本人謹此陳辭。
張宇人議員就"房屋事務委員會2020-2021年度報告"向本會發言。
我謹以房屋事務委員會主席的身份，向立法會提交事務委員會2020-2021年度的工作報告，並匯報幾項重點工作。委員察悉，儘管政府已物色所需土地推展房屋項目，提供316,000個公營房屋單位，以應付未來10年的公營房屋需求，但因目前土地供應緊絀，首個5年期的公營房屋供應量，只及該316,000個公營房屋單位的三分之一。委員促請政府制訂"輪候公屋重回3年上樓"時間表；盡早就土地規劃、基礎建設及社區規劃作地區諮詢；以及動用《收回土地條例》收回土地興建公屋。對於政府推出現金津貼試行計劃，為非居於公屋、非領取綜援而輪候公屋超過3年的一般申請住戶提供現金津貼，委員關注在欠缺租金管制和無良業主任意加租的情況下，"劏房"租客獲得的現金津貼會迅速被租金增幅蠶食。委員促請政府當局密切監察試行計劃對"劏房"租金的影響，並加快透過立法方式實施"劏房"租金管制。關於過渡性房屋，事務委員會支持政府當局向推行過渡性房屋項目的非政府機構提供資助，而政府資助的承擔額迄今已達83億元。委員亦支持政府把資助範圍擴大，以及就有特殊限制的過渡性房屋項目，例如需要提供大規模排水設施的項目，提供額外財政資助。委員認同此舉可鼓勵非政府機構承接原本勉強可行的項目，有助在2022-2023年度前達到供應15,000個過渡性房屋單位的目標。同時，委員亦認同，政府當局應謹慎地審核各項資助申請，並制訂有效監察機制，以確保恰當地運用資源。主席，最後我感謝事務委員會各委員和秘書處同事在過去一年的支持。

在上月舉行的選舉委員會界別分組選舉，是完善香港選舉制度後的首場選舉，事務委員會察悉，該次選舉投票情況十分踴躍。委員認為這次完善選舉制度，全面落實"愛國者治港"，為香港迎來新氣象，不用再糾纏於政治鬥爭內耗，反而可更聚焦處理民生經濟問題。雖然這次選委會界別分組選舉整體而言，投票過程運作暢順，但事務委員會十分關注在該次選舉點票過程冗長，委員敦促當局汲取經驗，並且必須採取措施防止同類事件在稍後舉行的立法會選舉中再次發生。委員要求當局加強工作人員的培訓及綵排。亦有委員認為，選舉管理委員會負責籌備和監督選舉，選管會主席職位應該由具有豐富行政經驗的人員擔任。他們關注由法官擔任選管會主席的安排是否合適。政府表示，就這次選舉，選管會將會盡早完成檢討及提交報告，以便為稍後舉行的立法會選舉作出更好的安排。將於12月舉行的立法會選舉，將會是完善選舉制度後的首次立法會換屆選舉，委員認為政府應加強宣傳選舉制度的主要改動及新的安排，包括推廣"愛國者治港"原則。政府表示，當局會設立專題網站，亦會進行連串的宣傳教育活動。另外，事務委員會曾討論政府為針對"起底"問題而提出的修例建議，並就擬議的定罪門檻和罰則、賦予私隱專員刑事調查和檢控權力等建議，表達了不同的關注。有關修例的建議亦已獲立法會通過。此外，政府曾就《國旗及國徽條例》的擬議修訂內容諮詢事務委員會。委員要求當局清楚解釋哪些行為會構成相關的修訂條例草案下的罪行，委員亦促請當局在修訂獲通過後加強有關國旗及國徽的宣傳和教育工作。此外，事務委員會曾討論特區政府根據兩項國際人權公約提交的報告及大綱，以及聽取了平等機會委員會主席和私隱專員簡報最新工作情況。主席，本人謹此陳辭。

主席，我以教育事務委員會主席的身份，匯報事務委員會在2020-2021年度立法會會期的重點工作。委員與政府當局多次商討在新冠疫情下支援學生和家長的措施，並提出多項建議，例如為有特殊教育需要的學生設立求助熱線、安排跨境學童暫時在內地的姊妹學校上課、設定學校疫苗接種目標、加強宣傳接種疫苗的好處等。委員亦很高興見到當局最終落實要求教職員接種疫苗，以保障學生健康和盡快恢復全日課堂。委員深切關注到，有學生甚至教師針對政見不同的學生、警務人員子女及內地學生發起欺凌行為。委員促請當局以新思維探討有效措施，遏止校園欺凌，例如設立舉報專線、安排專人跟進每宗投訴個案、在學校安裝閉路電視等。如何培育學生正確的價值觀，是委員其中一項最關注的議題。委員認為應加強家校合作，培養學生品格端正、自主自律、遵守法紀。

委員另一項極為關注的事項，是教師涉嫌違反專業操守的投訴個案大增。委員認為，雖然大部分教師盡心盡力培育學生，但絕不能讓少數害群之馬影響學生的成長。委員建議當局加快處理懷疑專業失德個案的程序、公開失德教師的資料、深入研究失德教師的背後成因，以及為失德教師提供改善培訓。事務委員會歡迎教育局取消通識教育科並推出公民與社會發展科。然而，事務委員會對於公社科的課程範圍、考核方法及老師培訓表示關注，並建議當局確保教授該科的教師符合相關資格，在課程中加強國民身份認同、《憲法》、《基本法》和國家安全教育的元素，以及監察該科教學資源的編製。事務委員會亦關注到，因未來人口下降而影響到大學及中小學收生不足，以致要"殺校"或重新調整學校的規劃方向。事務委員會並提出是否考慮讓一些中小學發展成特色學校，以更符合社會的需要。最後，我多謝各委員對事務委員會過往一年工作的支持。主席，我謹此陳辭。

主席，我謹以資訊科技及廣播事務委員會主席的身份，向立法會提交事務委員會本年度的工作報告，並簡報事務委員會幾項主要工作。事務委員會非常關注本地創新及科技的發展。委員支持政府發展智慧城市和推動數碼政府的一系列措施。委員促請政府加強推廣"智方便"一站式個人化服務平台，並提供該服務平台的功能以配合當前的防疫及抗疫工作。此外，委員要求當局加強開放數據的工作，並鼓勵商業機構和社會團體有效運用政府公開數據。政府當局曾向委員匯報各項使用科技協助支援防疫及抗疫的措施，委員關注何時能夠恢復跨境往來，並多次要求當局盡快推出"香港健康碼"，設立與廣東省及澳門之間的病毒檢測結果及疫苗接種紀錄互認機制，讓本港和內地能夠早日通關，方便兩地居民通商往來。為確保香港在通訊服務上達到世界最先進的水平，事務委員會認為，政府須在第五代通訊技術和服務發展方面擔當更積極的主動角色，促請當局提供更多合適的土地和處所，供業界安裝第五代通訊基站和設施，藉以擴大服務覆蓋範圍。委員亦支持當局建議拍賣更多適用的頻譜、訂定更全面保障地底通訊設施的措施，以及為配合發展物聯網而設立非傳送者牌照制度。不少委員曾詬病香港電台部分節目失實偏頗，製作成本高但成效欠佳。事務委員會自本年度初曾多次就各項港台的製作和管理事宜向政府表達關注。政府於本年年初發表對港台管治的管理檢討報告，事務委員會曾就報告內容及其改革措施召開特別會議，以及與當局作出深入的探討。委員樂見新任廣播處長履新之後的銳意改革，推出多項措施，落實報告的建議。委員普遍歡迎報告的建議，亦對當局改革港台編採機制的工作及進度表示肯定。我藉此機會感謝各委員對事務委員會工作的支持。

主席，我以發展事務委員會主席的身份，向本會提交事務委員會本年度的工作報告，並簡述幾項重點工作。在本年度，事務委員會繼續監察政府增加土地供應的工作。委員支持有關新界北發展及東涌新市鎮擴展的撥款建議，並促請當局加快相關運輸基建設施的發展以配合新增人口遷入。事務委員會又曾前往新界北及東涌東填海工程工地進行實地視察，了解有關發展。關於搬遷沙田污水處理廠往岩洞的工程計劃，事務委員會察悉該計劃可騰出28公頃用地作其他發展用途，並就推展工程的安排及成本控制等事宜提出意見和關注。委員亦曾詳細討論多項與土地和地區發展有關的人事編制建議，包括為推展與大嶼山發展及保育相關的項目，以及"躍動港島南"計劃而提出的建議。在加強樓宇復修方面，事務委員會歡迎政府當局撥款10億元推行樓宇排水系統維修資助計劃，以回應疫情下市民對大廈內欠妥渠管的潛在健康風險的關注。委員又聽取了市區重建局重建發展工作的最新進展，包括有關油麻地及旺角地區研究的結果及建議。委員建議當局考慮提供適當誘因，吸引發展商參與市區重建項目，以加快重建步伐。此外，事務委員會在本年度曾審議多項與水務及渠務工程有關的撥款建議，並察悉香港已與廣東省簽署2021年至2023年的東江水供水新協議。新協議除訂明每年供水量上限，亦把以往"統包總額"的方式優化為"統包扣減"，按實際東江水取水量扣減水價。

在立法建議方面，事務委員會曾考慮一項修訂《保護海港條例》的擬議議員法案。事務委員會的其他工作已詳列於報告內。

主席，本人以交通事務委員會主席的身份，向本會重點匯報事務委員會在本立法年度的商議工作。事務委員會一直非常關注影響民生的交通事宜，除主動提出討論事項外，亦在被諮詢的過程中，積極向政府當局提出意見，以及反映市民和業界的訴求。在本立法年度，政府當局曾就多項擬議的交通措施諮詢事務委員會，包括於政府收費隧道及青沙管制區推行不停車繳費系統、建立全新的電子交通執法系統以提升處理交通違例事項的效率，以及為自動駕駛車輛訂立新的規管框架等。

委員曾就有關計劃提出多項建議，以期加快工程進度及減低預算。政府當局亦曾就香港鐵路有限公司2021年票價調整；城巴有限公司、龍運巴士有限公司及新世界第一巴士服務有限公司的專營權事宜；及為小型巴士引入不同緊急出口類型的建議，徵詢事務委員會的意見。委員就如何改良港鐵票價調整機制的方程式，以及協助公共巴士服務維持良好營運提出建議。事務委員會轄下的鐵路事宜小組委員會，繼續跟進鐵路的規劃、推行及運作的事宜，並積極提供意見，特別是沙中綫的工程進度，以及《鐵路發展策略2014》建議發展的北環線、洪水橋站項目的擬議未來路向。此外，交通事務委員會及財經事務委員會在本年度成立了交通運輸業保險事宜聯合小組委員會，研究及跟進運輸業在購買保險時所遇到的問題，並提出相關的解決方案，供當局考慮。主席，事務委員會的工作已在書面報告中詳細交代。本人謹此陳辭。

主席，我謹以環境事務委員會主席的身份，提交事務委員會2020-2021年度的工作報告，並簡述事務委員會幾項重點工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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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務委員會促請政府加強支援減廢及循環再造，特別是管理廢塑膠及回收廚餘兩方面的措施。委員亦普遍支持政府推展塑膠飲料容器生產者責任計劃及管制即棄膠餐具計劃的方向，並促請政府盡早立法，淘汰含微膠珠個人護理及化妝產品。委員建議政府加快興建轉廢為能基礎設施，以盡快減低香港對堆填的依賴，並盡量減低堆填區運作對環境造成的滋擾；同時利用已修復堆填區發展農業和其他有迫切需要的社區設施。委員亦建議政府擴展回收網絡、加強對"三無大廈"住戶的回收支援，以及研究如何推動在私人發展項目提供更多回收設備。在改善空氣質素方面，委員普遍支持政府推行《香港清新空氣藍圖2035》及《香港電動車普及化路線圖》下的措施，並要求政府盡快就電動商用車的普及化擬訂更具體的未來路向、鼓勵發展商及業主在其轄下停車位提供更多充電設施、加快發展智能運輸系統，以及盡早停止新登記燃油私家車，以達致車輛零排放的目標。至於保育方面，委員建議政府增撥資源及利用新科技執行有關南丫島深灣沙灘的限制地區規定，同時加強打擊非法捕魚，以加強保護本地綠海龜。委員亦要求政府就管理本地野豬設定更清晰的目標。此外，事務委員會支持葛珮帆議員提出的議員法案，將《保護瀕危動植物物種條例》所訂的某些罪行加入《有組織及嚴重罪行條例》附表1，以加強打擊野生動植物非法貿易。有關法例修訂亦已於今年8月底生效。主席，我亦藉此機會感謝事務委員會各委員和秘書處同事在過去一年的支持，多謝大家。

主席，我謹以人力事務委員會主席的身份，匯報事務委員會在今個年度會期內的主要工作。在保障僱員權益方面，委員普遍支持政府當局落實逐步增加法定假日至每年17日的立法建議，但委員對於每兩年才增加一日法定假日的建議步伐，持不同意見。委員亦對當局將僱員在"極端情況"下上下班的情況，納入《僱員補償條例》的保障範圍內，表示支持。至於取消強制性公積金制度下的對沖安排，應委員要求，當局在每次事務委員會的例會上匯報工作進度。大部分委員促請當局盡快提交相關的立法建議。委員關注到，數碼平台工作者往往被視作自僱人士，因而在工作期間缺乏僱員保障。委員認為當局要認真研究及制訂政策，應對因零工經濟迅速發展而出現的新勞資關係模式，以保障這些平台工作者的僱員權益。此外，委員亦促請當局檢討《僱傭條例》下"連續性合約"的定義，以改善從事短期工作，或短工時工人的僱傭保障和福利。在就業支援方面，委員關注到，很多行業的僱員，受2019冠狀病毒病疫情影響，正處於失業或就業不足的情況，當局應協助僱主和僱員解決因而引起的勞資糾紛或索償，以及為求職人士提供適時及具體的就業支援和失業援助。此外，委員促請政府當局應每年檢討一次法定最低工資水平，以適時調整低收入工人的工資水平。委員同樣關注僱員在工作場所的職業安全及健康。大部分委員對當局建議提高違反職安健法例的罰則，以加強阻嚇作用及保障僱員的職業安全表示支持，並促請當局盡快提出相關的立法建議。委員亦討論了工作場所的健康風險，並建議當局加強工作場所的巡查，如發現僱主未有採取合適措施保障僱員的職安健，應立即採取執法行動。最後，我藉此機會多謝委員支持事務委員會的工作，多謝各位。

委員歡迎香港與東盟簽訂的自由貿易協定及相關的投資協定於2021年2月全面生效，為香港在投資保護和降低貨物及服務關稅方面帶來莫大裨益。至於香港加入《區域全面經濟伙伴關係協定》的進展，委員察悉特區政府已在不同層面，向個別RCEP成員經濟體表達加入RCEP的意願，並得到正面回應，期望在RCEP生效後，香港特區可根據相關條文尋求盡快加入RCEP。在創科發展方面，委員支持香港特區政府在落馬洲河套地區發展創科園，認同創科園除了將成為香港最大的創科平台以外，亦應與毗鄰的深圳科創園區共同組成合作區，發揮港深兩地優勢互補的功用。委員亦歡迎當局推出傑出創科學人計劃，以及科技人才入境計劃優化措施，以吸納世界各地的創科科技人才來港進行研究工作。委員察悉，生物醫藥科技是香港較對手更具競爭優勢的範疇之一，支持香港科技園公司提供各種生物醫藥公共研究室，以支援小型生物醫藥科技公司的發展。委員亦歡迎政府當局發展及推廣藝術科技的措施，並透過科學園的網絡，將科技公司與文化藝術界聯繫起來。事務委員會曾就多項支援中小企的優化措施提出意見。委員支持延長中小企融資擔保計劃下百分百特別擔保產品的申請期及提高每家企業的最高貸款額；增加發展品牌、升級轉型及拓展內銷市場的專項基金的每家企業累計資助上限；以及擴展中小企業市場推廣基金的資助範圍等。委員亦聽取了政府當局介紹香港特區在"十四五"規劃下的定位，並就如何把握"十四五"規劃為香港帶來的發展機遇表達意見。主席，事務委員會的工作已詳列於報告內，我藉此機會多謝委員支持事務委員會的工作。

今年舉行的東京奧運會，中國香港代表隊表現卓越，取得一金、兩銀、三銅歷來最好的成績；在殘疾人奧運會中亦取得兩銀三銅，委員認為香港運動員的表現令人鼓舞，促請政府繼續加強對香港精英運動員的支援。委員支持政府提出的體育學院新設施大樓計劃，並要求當局確保新設施大樓的設計能配合香港精英體育培訓的長遠需要。此外，委員亦支持政府與香港賽馬會慈善信託基金共同注資3億元推行運動科研資助計劃。委員希望該計劃能協助運動員提升競爭力及備戰未來幾年的大型國際賽事，並希望透過該計劃加強香港體育學院、大學及科研機構的協作，推動運動科學及運動醫學，以及促進體育產業化的發展。事務委員會曾討論政府為推廣學校體育發展而提出的措施，以及全港社區體質調查的推行情況。

在藝術文化方面，事務委員會曾討論有關培養藝術文化界人才和行政人員的工作進展。委員歡迎國家《十四五規劃綱要》支持把香港發展成中外文化藝術交流中心，並促請政府加強與大灣區的藝術文化界合作，以及安排更多交流的機會。事務委員會歡迎政府在支持"藝術科技"發展方面的措施。委員察悉由民政事務局局長擔任主席的跨部門專責小組已預留合共1億元推動藝術科技，並建議當局應主動鼓勵業界提出申請。另外，事務委員會曾就康樂及文化事務署於疫情期間推出的一站式網上資源，以及場地設施的改善工程進行討論，委員就如何加強推廣康文署的網上平台"寓樂頻道"提出了多項建議。此外，事務委員會曾討論關愛基金的工作進展、青年宿舍計劃下兩項宿舍建造工程的撥款建議，以及多項體育及康樂設施的撥款建議。主席，本人謹此陳辭。

主席，本人以司法及法律事務委員會主席的身份，提交本年度的工作報告。在本立法會會期內，事務委員會繼續就司法及法律事務有關的政策事宜交換及發表意見。屬律政司職權範圍的政策措施，包括政府當局支持的網上爭議解決和促成交易平台；律政司在促進香港更廣泛使用調解和發展香港成為國際調解中心方面的措施；以及"願景2030—聚焦法治"的各項措施，當中包括一系列旨在促進法治及培訓增益年輕法律和爭端解決人員的工作和計劃。事務委員會亦曾就與法律專業相關的事宜進行討論，包括香港法律及爭議解決服務在大灣區的最新發展、粵港澳大灣區律師執業考試及其他措施，以及有關律師行停業、保障受影響客戶利益及政府當局角色的討論，當中涉及一宗與香港律師會理事會介入一間律師事務所的事件。至於關乎司法機構的事宜，事務委員會曾聽取司法機構政務處簡介司法機構就處理針對法官及司法人員行為的投訴機制將實施的一系列擬議改進措施，並進行了深入的討論。在法律援助方面，事務委員會曾聽取政府當局就法律援助署更新其電腦系統提出的財務建議及理據。委員普遍支持將該財務建議提交立法會財務委員會。另一方面，事務委員會繼續聽取政府當局就與司法及法律事務有關的立法建議所作簡介和提出意見，其中有《關於內地與香港特別行政區相互執行仲裁裁決的補充安排》的修例建議、關於《聯合國國際貨物銷售合同公約》適用於香港特別行政區的建議及其公眾諮詢結果，以及有關《法律執業者條例》第31A條的擬議修訂。在法律改革方面，政府當局繼續依據事務委員會於2012年提出並獲內務委員會通過的匯報機制，向事務委員會簡介相關政府政策局及部門落實香港法律改革委員會各項建議的進度。另外，在本會期內，法改會曾向事務委員會簡介關於《性罪行檢討中的判刑及相關事項》及《與仲裁結果有關的收費架構》兩份諮詢文件。主席，事務委員會的工作已在書面報告中詳細交代。

主席，我謹以財經事務委員會主席身份，提交本年度的工作報告，並概述數項重點工作。就香港宏觀經濟事宜，委員關注到環球經濟及政治形勢不明朗對香港經濟發展可能造成的影響，並建議政府當局制訂推動香港經濟發展的策略，特別是把握內地發展帶來的機遇，並發揮香港在金融、貿易及創新科技等方面的優勢。在香港金融管理局的工作方面，委員關注到地緣政治局勢緊張，或會影響外國投資者對香港營商環境的信心。委員促請金管局密切監察資金流進出的情況，並制訂應變計劃，以確保香港金融及貨幣穩定。委員亦建議金管局延長多項融資擔保計劃以協助本地企業應對嚴峻的經營環境，並敦促銀行採取較寬鬆的態度考慮延長借貸人的還款期。就"積金易"平台的發展，委員促請政府當局確保推行"積金易"平台後可減省的行政成本能真正令計劃成員受惠，以及要求政府當局和強制性公積金計劃管理局與強積金業界保持溝通，以確保可順暢安全地由現行系統過渡至"積金易"平台。在打擊洗錢及恐怖分子資金籌集方面，委員支持警務處成立財富情報及調查科並開發財務數據分析平台，以加強打擊相關罪案的能力。委員亦對互聯網和社交媒體騙案激增表示關注，並促請政府當局加強打擊有關罪案及提升公眾防範有關罪案的意識。委員曾討論政府當局推動香港綠色和可持續金融發展的主要措施。委員認為當局應與金融監管機構合作制訂環境、社會及管治匯報框架，以協助發行人掌握發行綠色金融產品的準則，並防止誤導投資者的"漂綠"行為。作為國際金融中心，香港亦應積極推動實現碳中和，並在這方面與內地當局緊密協作。主席，最後我感謝各委員過去一年積極參與事務委員會的工作，以及秘書處對事務委員會的支持。

主席，我謹以衞生事務委員會主席的身份，就事務委員會在今個立法年度的工作，向立法會提交報告。我會重點介紹事務委員會的數項主要工作。事務委員會積極及緊密監察政府當局就香港預防及控制2019冠狀病毒病所採取的措施。在事務委員會每月的例會及一次特別會議席上，均有討論相關措施。因應全球各地和本港疫情的發展，委員在不同階段就收緊或放寬入境管制措施、強制檢疫安排、病毒檢測、社交距離措施，以及疫苗接種等事宜提出多項建議。鑒於近期疫情趨於穩定，委員促請當局積極與內地當局磋商，與內地恢復通關。在其他疾病的預防、控制及治療方面，委員促請當局確保在冬季流感季節有充足季節性流感疫苗供應，並考慮提供全民季節性流感疫苗接種服務。委員建議，除了現行為小五和小六女學童免費接種預防子宮頸癌的疫苗外，當局亦為其他年輕婦女推行相關疫苗補種計劃，以及擴大因應婦女相關健康問題而提供的篩查服務的涵蓋範圍並下調收費，例如為居於市郊的婦女提供外展乳癌篩查服務，以及提供骨質密度檢查並設定標準費用。至於當局的最新一輪醫療人力推算結果，有委員認為推算結果嚴重低估相關醫療專業的人手短缺情況。他們促請政府當局採取具體而有效的措施，解決醫療專業人手短缺的問題。就此，除了修改法例以吸引非本地培訓醫生來港執業之外，他們亦要求當局與有關大學討論增加醫生及護士的培訓學額及提升教學措施。他們亦要求政府當局提供專科醫生的人力推算，檢討及改善醫院管理局的管理，挽留醫護人才，並促請政府當局應對推算結果揭示的中醫師人手過剩問題。最後，我藉此機會多謝委員支持事務委員會的工作，亦感謝秘書處的努力。

主席，我謹以福利事務委員會主席的身份，就事務委員會在今個立法年度的工作，向立法會提交報告。我會重點介紹事務委員會數項主要工作。就福利設施及服務的規劃方面，委員要求當局按各區人口結構制訂提供幼兒照顧、長者及康復設施的具體計劃，以處理現時供不應求的情況，並確保各項福利服務與時並進。委員亦關注到透過撥款200億元購置物業以提供福利設施的進度，以及在獎券基金及私人土地作福利用途特別計劃下各項目可投入服務的時間表。委員並就如何加強支援照顧者、兒童及青少年的成長及發展、長者居家安老，以及家庭暴力及性暴力受害人等，向當局提出多項建議。委員很高興知道，經考慮事務委員會及其他持份者的意見，當局決定建立強制舉報虐待兒童個案的機制。他們促請當局加快擬訂立法建議的工作，同時推展香港法律改革委員會有關訂立沒有保護兒童或易受傷害人士免其死亡或受嚴重傷害的新罪行的建議，並早於2023年上半年的原訂時間表向立法會提交有關法案。在社會保障方面，委員一直要求政府當局於本屆政府任期內實施行政長官於2020年年初提出的措施，合併普通及高額長者生活津貼並劃一採用普通津貼較寬鬆的資產上限，而合資格申請人將領取高額津貼的金額。對於當局最新提出將由下屆政府於2022年下半年落實有關措施的計劃，委員表示失望。委員支持當局擬修訂《社會工作者註冊條例》附表2的建議，令被裁定犯了任何危害國家安全的罪行的人士不能擔任或不能繼續擔任註冊社會工作者。委員要求當局同時修訂社會工作者註冊局的組成，以增加業外委員的數目，令註冊局在執行自我規管的職能時，加強對公眾問責及提高其公信力。最後，我藉此機會多謝委員支持事務委員會的工作。我謹此陳辭。
第一項質詢。
主席，中央於去年5月提出國內內循環、國際外循環的"雙循環"經濟發展策略，當中包括擴大內需及完善市內免稅店政策。

有意見認為，香港政府不單應盡快與內地當局商定恢復香港與內地正常通關的安排，亦應協助本港零售業作好準備，以在兩地恢復正常通關後，充分把握擴大內需帶來的機遇。政府亦應致力保持香港作為國際消費中心的優勢。

主席，多謝邵家輝議員的質詢，就其質詢的3個部分，經徵詢相關政策局，我現答覆如下：一政府明白與內地早日恢復正常跨境往來的重要性，因此一直與內地就聯防聯控措施保持緊密溝通和聯繫，一方面繼續採取嚴密的疫情防控措施，並加快為市民接種疫苗，同時亦與內地方面積極研究在兩地疫情受控並且不增加各自公共衞生風險的情況下，逐步有序恢復居民的正常跨境往來。大家都知道，上月底，政務司司長率領了香港特區代表團出席在深圳舉行的內地與香港疫情防控工作對接會議。雙方會爭取盡快舉行第二次對接會議。若這方面的工作有新進展，特區政府會向議會和市民匯報。二在國家"雙循環"發展策略的推動下，內地市場的需求及進口預期均會持續增加。此外，疫情加速了電子商貿的發展。因此，政府着力協助港商拓展內銷市場及利用線上線下方式，對準內地市場的需要，全面把握擴大內需所帶來的商機。為此，政府已向香港貿易發展局提供額外3億7,500萬元的撥款，用作開發虛擬平台，增強舉辦線上活動的能力及進行數碼化。粵港澳大灣區是港商進軍內地市場的最佳切入點。貿發局已於今年6月推出一站式"GoGBA"數碼平台，以及在深圳設立"香港貿發局大灣區服務中心"，為港商提供大灣區市場資訊、推廣、對接等服務。貿發局亦計劃於未來數個月以線上線下模式，在深圳舉辦大型推廣活動，協助港商推銷本港的特色產品。有鑒於部分港商對內地線上銷售的認識不多，貿發局推出一站式"寄售易"服務，幫助港企處理內地線上銷售的物流、倉務、稅收和其他相關的事宜，以及透過在內地開設"香港.設計廊"實體及電子銷售點，推廣香港設計產品。貿發局亦設有T-box升級轉型計劃，協助企業實踐數碼轉型及籌劃線上線下營銷方案。此外，政府會繼續推動港企積極參與內地的大型展銷活動，例如11月上旬於上海舉辦的第四屆中國國際進口博覽會亦會有港商參加。

有關免稅額設有限制，包括只適用於在指定免稅商店內或經批准的網上銷售視窗購物；只可購買45類免稅商品；免稅商品設有數量限制；以及旅客必須在指定地點提貨。香港的稅制與海南以至內地整體稅制有着本質上的區別，香港的進口及出口貨物均無須繳付任何關稅，香港亦無任何關稅配額或附加稅，亦不設任何增值稅或一般服務稅。就香港應否向國家當局爭取類似海南的免稅政策，除了國家會基於對不同地區實際的經濟政策作出考慮外，香港亦必須審慎研究建議對香港整體經濟民生的影響及具體實行情況是否真正有利。例如，單單提升內地來港人士在港的購物免稅上限會否帶來不少市民以往關心的水貨活動情況。事實上，香港作為內地旅客旅遊首選地之一，吸引力並非單單限於銷售消費貨品，而是一籃子的眾多因素，包括優質服務、多元化的旅遊體驗，以至完善的景點配套等。相信香港各行各業希望爭取的不僅是內地旅客購買免稅貨品的消費，而是旅客在香港旅遊的整體消費。未來，配合國家規劃，香港的旅遊業發展亦將更着重於提供更多元化及更具特色的旅遊體驗。
局長，我知道國內旅客來港的原因很多，購物消費可能是其中之一，但對於零售業而言，國內旅客十分重要。

再者，真正的水貨客是不會"打稅"的，所以我相信不會影響他們。

局長，政府經常表示內需會為港商帶來很多機會，局長你剛才亦重申香港特區政府會透過貿發局等在國內進行許多推廣活動。但是，當香港的商界人士無法返回內地真正接觸客戶，這是很大的障礙。香港現時的接種率已經超過六成五，七成接種率指日可待。既然你剛才重申，與內地通關是頭等大事，並且要與內地對接、聯防聯控，為何政府不能盡快與內地當局正式開發兩地通用的健康碼？

主席，香港是購物天堂及免稅天堂，過去一直得以招徠世界各地的旅客來港購物，最近十多二十年更是以內地旅客居多。近年來，內地要擴大內需，因而推出了很多政策，包括在上海、北京、廣州、天津和重慶這5個城市開展名為"國際消費中心城市"的建設工作，推出一連串政策。單計去年，已有909間首店登陸上海、250間登陸北京、150間登陸重慶、112間登陸廣州，以及62間登陸天津。無可否認，這確實令香港零售界感到擔憂。

目前來說，上述5個國際消費中心城市並未包括深圳。局長會否考慮與深圳合作，在兩地邊界建設"國際商品城"或"國際安心食品城"？

我們知道，深圳已提出十大消費提升計劃，我們香港又有何計劃呢？局長會否考慮與深圳商討如何合作？

香港仍然是全球最具吸引力的旅遊城市之一，在購物方面，正如蔣議員所述，香港基本上全面免稅，無須指定在那幾間旗艦店或免稅店購物方能免稅。這是體制上的差別，香港本身得天獨厚，基本上全面免稅。另一方面，我們在疫情前已有許多討論，當時很多人認為，在旅遊發展方面，促進購物消費固然重要，但除此之外，我們看到旅客來港的整體消費往往並非只會令一個行業受惠。

2017年，我們提出了一個旅遊業發展藍圖，當中提到要多元化、增加並優化景點及提升旅客體驗，令旅客來港不止為了到商場購物。就此，在檢視時，我們既會吸納議員提出的意見，亦會考慮全盤局面，並參考我們過往在遊客眾多帶來各種問題時提出的事項。
主席，局長在主體答覆倒數第二段中提及"就香港應否向國家當局爭取類似海南的免稅政策"，我不知道特區政府有否為此與中央政府及內地相關部門商量，問問是否可行。如果已經問過，"上面"說"不行"，那就沒法子了；但如果連問也沒問一句，只是局長個人或政府主觀意願的話，我便覺得有點問題。如果問了，答案也許是"可以"，那麼屆時我們便可進一步考慮其他因素。

局長，關於盡快恢復與內地通關，我知道內地最關注香港的檢疫豁免名單。

好的，我想問局長，領事豁免方面可否縮減人數？

主席，多謝你的裁決，但我想借此機會就大家關心的問題補充一些資料。關於田議員的提問，我可以借此機會解釋。

主席，我很高興在局長的答覆看到，局長和有關執法部門執法的決心，特別是說到"執法必嚴"，我們覺得是必須的。

我相信有關執法部門必須繼續調查及採取進一步的行動。當然，正如局長所說，有關案件已經展開法律程序，我反而想問關於局長在答覆中提到的《社團條例》。

會否訂定一個修改法例的時間表？對於現時根據《社團條例》註冊的社團，當局會否檢視在有關條例下註冊的組織會否違反《香港國安法》下的《實施細則》呢？因為我們看到越來越多組織——正如局長的主體答覆最後一段提到——人人都說走，他們人人都好像以為解散組織就可以保平安。但是，其實解散組織之後，他們都應該要負上責任，所以我想請局長說說，當局會否檢視現時那些組織的運作呢？

主席，局長和特首都曾經說過，會檢視或激活現有的法例，確保在全面維護國家安全的任務上，執行的部門能夠有法可用。就此，當局對支聯會及其他反中亂港的組織進行調查的時候，有否發現哪些法例需要激活，甚至需要立法會盡快修例，以配合打擊危害國家安全的所有罪行呢？

我也希望局長盡快檢視如何完善維護國家安全這任務的執法，能夠早日找出哪些法例需要"激活"，便無需經常進行調查。此外，主席，我也很想告訴局長，其實香港有很多愛國愛港的市民也很關心究竟何時完成《基本法》第二十三條的本地立法工作？因為要完成第二十三條本地立法工作，才能更好地配合《香港國安法》。因為現時看不到時間表，而明年便是香港回歸25周年，在這個具有特別象徵意義的日子，我們會否完成第二十三條立法的重大憲制責任呢？局長，你可否滿足市民這個願望呢？

我們回顧過去兩年，"黑暴"事件對香港的影響非常大，有很多假新聞、流言、謠言抹黑警隊，抹黑香港特區政府，甚至一些愛國愛港的人士。所以，關於涉及《香港國安法》的案件，我們經常會在公開場合聽到："由於案件已進入司法程序，我們沒有辦法披露更多"這句話。局長——前"一哥"——會出來說："我們執法必嚴，你犯法，我便抓"，這是意識的問題。然而，外面有很多不同的傳媒或者別有用心的人士——即不一定是傳媒，外面別有用心的人士——會不斷找一些故事來抹黑。如果公眾沒有更大的知情權或非常明顯的例子或證據，有時候很難認清哪些信息是真、哪些是假。所以，我想問保安局局長可否考慮在未來修改法例也好，或與律政司研究也好，如何在涉及國家安全的特別案件中向公眾披露更多資料，讓市民在案件進入司法程序也好，或未進入司法程序也好，可以提早分清是非，而不是等待3年之後得出判決，才說警察遭人抹黑，但他們在事件中已經抽足"政治油水"。主席，就這方面，我希望特區政府能夠予以考慮。

主席，談到支聯會和有關國家安全的執法，不得不提"國殤之柱"，這個所謂的"雕塑"，多年來也不知蠱惑了多少大學內的年青人，也成為反中、反共的圖騰。

主席，局長，"國殤之柱"這件垃圾，真是荼毒了很多年青人，我想問警方會否協助港大處理這件垃圾，以及執行相關的法例，防止這些反共、反中的圖騰繼續危害國家安全？

就國家安全執法與支聯會有關。

不過，我發覺《香港國安法》並不僅在香港生效，其實全球亦然。我最近看到在外國一些地方，例如數天前，有一名香港女學運成員在希臘被捕，其實她是揮動了"港獨"旗幟，呼叫一些口號。

第三項質詢。

主席，去年1月及上月，分別有3名香港海關人員及1名香港警務處人員於海上執法期間不幸墮海殉職。據報，事後有人於網上發表冷血言論，對該等人員殉職幸災樂禍。

主席，正如局長在主體答覆中指出，對因公殉職的執法人員予以奚落甚至慶祝，實在是極度冷血，我認為這亦是無良和滅絕人性的行為，而更令人驚訝的是，竟然有多名來自不同紀律部隊的執法人員都有在網絡上發表這類冷血言論。主席，我留意到早前一名美軍在網上批評美國撤軍離開阿富汗的行動後，不單即時被革職，還要面對軍事審訊。至於香港這幾名我認為是滅絕人性、嚴重損害紀律部隊團結士氣和形象的人員，政府會如何處置呢？

主席，有公務人員在執法期間不幸殉職，我們非常難過，我亦認同局長剛才提到紀律部隊人員的工作性質獨特，並充滿挑戰，執勤時經常會面對不能預計的風險。局長剛才也提到，因應最近發生的不幸事件，執法部門會積極檢視人手、培訓和裝備的安排，我主要想問局長，部門現時是否已完成檢視人手和裝備的安排，是否需要增撥資源改進裝備，以確保執法人員的執勤安全？

我們需要修訂法律或立法，除了是為恢復社會秩序外，更牽涉到我們社會的文明程度。近年侮辱執法人員、欺凌和威嚇的行為其實已達到無法無天的程度，我想問局長，我們在2017年已提出一項意見，並比較例如新加坡、澳門、法國和新南威爾斯等地，所有地方均對牽涉侮辱執法人員的行為處以罰款加監禁。刑罰最重的是新南威爾斯，刑期達5年。當地訂有不同的程度，因為若執法人員的執法受到影響，其實可以產生很大、很有殺傷力的結果，所以，當地很清楚地訂明有關罰則。我都聽過局長提及不久後會進行研究。其實，除了第二十三條立法外，現時的《刑事罪行條例》第9及10條，以及《公安條例》譬如第17條，都有機會可以透過修改或增加一兩項條文，特別保障公職人員，尤其是前線執法人員。局長，是否有這樣的考慮呢？

主席，我們絕大部分的紀律部隊人員都能夠堅守崗位，盡忠職守。在少於兩年的時間內，有4名執法人員因在海上執法而殉職，令人非常惋惜，亦反映海上執法行動有極高風險。我想問的是，當局有否考慮應用一些新科技，譬如增加無人機的應用，通過無人機進行拍攝、跟蹤、廣播及警告等行動，以增加執法效益？同時，有否考慮改善執法過程的舉證要求，以便更容易運用其他方法，令這些違法分子入罪？可否通過這些方法減少執法人員需要面對的直接風險，打擊這些非法走私活動呢？

主席，香港過去教育制度的失敗，令現時出現人性的問題，這是無可避免的。我相信我們未來要在教育方面多下工夫。

我們較有疑問的是，他們很可能都會獲某程度"放生"，最後可能是以警告信了事，或可能影響晉升，但問題是我們認為紀律部隊基本上是我們香港的最後一道防線，因此必須維護他們的執法尊嚴。如果城堡的內部受到破壞，而我們沒有一個有效的機制處理，我認為這是特區政府在未來風險管理方面的缺失。

《公務員守則》的內容主要說公務員是政治中立、一定要守正不阿、一定要守法等，但卻沒有規管剛才所述"無營養"的言論。故此，我希望特區政府可否在公務員培訓，甚至審核方面作出考慮，若未來遇到品德問題，都能夠有一個很合理的機制處理。

網上欺凌不單是執法人員面對的問題，其實很多香港市民，例如TVB昨天亦報案，指出其同事或節目如何被欺凌。作出網上欺凌的這群人躲在網絡後面，便以為可以逃避法例。我知道日後會實施電話卡實名制，我相信這會有很大幫助，令那些人不可輕易躲在後面。但是，關於欺凌，政府在立法方面有何前進方向呢？有關法例可涵蓋執法人員、公職人員，甚至商界朋友或普通市民。有學生經常被欺凌，亦曾出現女學生被欺凌後自殺的個案。

第四項質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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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政府於2017年公布的《香港旅遊業發展藍圖》為香港旅遊業提出長遠發展策略，包括開拓多元化客源市場、培育具本地及國際特色的旅遊產品及項目，推動智慧旅遊，以及提升旅遊業服務質素。《發展藍圖》的願景是將香港發展成為世界級的首選旅遊目的地，提出的策略與《規劃綱要》及《文旅規劃》在指導性方面一脈相承、互相呼應，《發展藍圖》與這些國家所訂下的主要規劃文件將一同成為主導香港旅遊業發展方向的文件。

二特區政府一直與國家文旅部、廣東省文旅廳及大灣區各城市的文旅部門緊密合作。其中於2019年6月，由大灣區旅遊部門共同成立的"粵港澳大灣區城市旅遊聯合會"亦在香港舉行了年度會議，旅遊事務署與區內各相關單位就四大合作方向，即爭取更多便利措施協助旅客在大灣區內通行、加強市場監管、加強宣傳推廣合作，以及支援業界開發更多"一程多站"旅遊產品達成共識，為深化大灣區旅遊合作發揮共同推動的作用。2020年9月，大灣區旅遊部門共同成立"粵港澳大灣區'9+2'城市旅遊市場聯合監管協作體"，並簽署《粵港澳大灣區"9+2"城市旅遊市場聯合監管協議書》，以改進和加強旅遊市場監管，推動大灣區旅遊業邁向更高質素的發展。過去一年多，縱使受疫情影響，特區政府仍然繼續積極以線上形式與國家文旅部及其他省市的相關單位保持聯繫，並在疫情穩定的情況下參與不同活動，包括於6月舉行的2021"美麗中國.心睇驗"線上推介會，以及於7月舉行的香港國際旅遊展等，我知道姚議員當天也有出席。未來，特區政府會繼續積極透過不同平台，強化與大灣區及其他內地省市的旅遊單位的合作和互相交流。三特區政府一直向內地相關部門爭取對國家及香港互為有利的政策，並將有關政策納入主要規劃文件內，務求在促進香港的旅遊發展的同時亦能配合國家的發展。這方面的工作包括以現有《內地與香港關於建立更緊密經貿關係的安排》框架下各項便利措施為基礎，例如"個人遊"及廣東省"144小時便利簽證"政策等也包括在內。我們藉此向國家文旅部等相關機構，爭取優化經香港入境的海外旅客在大灣區內通行簽證的方便，以吸引更多海外旅客以"一程多站"方式到訪香港及大灣區內各地，以鞏固香港作為國際旅遊樞紐的地位。
主席，局長剛才的主體答覆沒有正面回答我質詢的第一部分，他在主體答覆只回顧了已經落實的措施，以及表示會繼續落實《發展藍圖》。至於未來會如何檢討及更新《發展藍圖》，他則沒有正面回應。《發展藍圖》自2017年制訂至今已超過4年，在新冠疫情下，旅遊業的生態亦已發生巨大變化。在《文旅規劃》的建議下，當局會如何作出檢討及制訂新的藍圖，為未來香港旅遊業的策略做好發展的規劃安排呢？
主席，我剛才在主體答覆第一及第二部分也清楚說明，在2017年公布的《發展藍圖》中，從政策方向以至當中一些具體內容，尤其是與大灣區有關的，其實大家也是一脈相承、互為呼應，因為大家也是講述在這個區域內，如何促進"一程多站"。在姚思榮議員所引述的一些近期規劃文件中，也強調香港可以在大灣區作為一個"一程多站"樞紐的領導地位。當然，疫情打斷了很多具體工作的進行；因此，我們想藉着這段時間，把自己的《發展藍圖》與國家或區域的文件作比對。我亦已在剛才主體答覆的其中一個部分說明，我們與內地單位如何就着大灣區的規劃及《文旅規劃》作出對接，亦會一同舉辦具體的活動。我唯一可以補充的是，最近在施政報告中也提及一些體制上的改革，例如把文化、藝術和旅遊整合。如果將來能夠設立一個文化旅遊相關的政策局時，會否更加彰顯這部分呢？我看到在國家的《文旅規劃》4個規劃原則中，有一個提到"文旅融合互促發展"，如果我們現時把文化和旅遊放在一起，便可以與此互相呼應。

大灣區的《文旅規劃》提出有序推動香港、廣州、深圳國際郵輪港建設、加強優勢互補、客源互送、合作共享，這三地的郵輪碼頭都可以停泊22萬噸級的超級郵輪，深圳和南沙的郵輪碼頭已經規劃並建成當地的水上客運中心，南沙郵輪碼頭甚至有地鐵。相比之下，在2013年建成、投資80億元興建的啟德郵輪碼頭，在交通接駁和泊車方面的問題多年都未得到解決，直接影響香港在區內郵輪市場的競爭力。請問局長：面對周邊的挑戰，政府有甚麼計劃提升郵輪碼頭的交通配套設施，以避免香港在三地郵輪合作中處於弱勢呢？
主席，就着啟德郵輪碼頭，無論在使用或交通配套、接待等方面，其實在疫情之前已經獲得很大的改善。我記得在這裏亦列舉過，如果有船泊岸時，無論是船公司自行安排的交通配套，又或與其他公共交通工具的配合等都作了很多方面的改善。但是，陳議員所提的也是對的，原本在疫情前，在區內，郵輪旅遊的發展潛質很大，所以我們看到周邊很多港口也有這方面的發展。郵輪旅遊當然會有一定的競爭，但亦有相關的配合，即是在整個南中國沿岸的地方，其實有很多景點可以連接一起，以至東南亞或再北上的台灣、日本等。我想這正好說明郵輪服務其實有一定的潛質，可惜的是，疫情真的令這方面的市場潛力有所影響。

主席，行政長官在今年的施政報告中建議要設立文化體育及旅遊局，並諮詢公眾，這個新的政策局在未來能否成立仍然未知，是一個未知數，即使獲得同意亦需要時間。我想問：在這個新的政策局未成立之前，當局有甚麼準備工作，能夠促進文化及體育與旅遊相結合，提升這3個產業鏈的價值，亦為成立新的政策局做些準備？
主席，關於廖長江議員所提的補充質詢，我在剛才回答姚思榮議員的補充質詢時也提到，其實文化旅遊可以互相結合，我亦引用《文旅規劃》其中一個政策方向，即文化和旅遊可以互補。

在深水埗，我們則以地道文化、地道的深水埗方式，加上一些設計元素來推動。至於新界西貢鹽田梓藝術節，則結合了本地村落特定的宗教文化，加上一些藝術家一起合力去做。

剛才有議員提及，我在主體答覆中亦有回覆，我們在《發展藍圖》的主導方向中，已有作出這方面的結合。當然，如果能夠在整項政策中，將文化、旅遊加上體育，這個結合會更加穩固。在體育方面也是一樣，大家看到以往的香港單車節，雖然是一項體育活動，但透過旅發局資助及繼續推動，將會成為一項盛事，旅發局也會合力去做。所以，整體而言，我們以往做的工作、現正做的準備，以及將來如果能夠做到更加結合的話，我相信跟廖議員所提的方向是一致的。
主席，我的補充質詢跟廖長江議員剛才提出的有點類似，便是有關新的中外文化藝術交流中心的定位，再加上特首在施政報告中考慮成立的文體旅遊局，這其實也是我一直主張的政策，我高興得到採納。

其實這方面還有很多可以探討的空間。說到《發展藍圖》，基本上他過去所說的，最多也只是提到旅遊和文化，但體育這部分，基本上沒有涉獵到相關內容。事實上，我們現在既有西九文化區，也有啟德體育園區，特別是在所謂體育產業方面，當中有很多部分其實是可以跟旅遊結合的。我在此想問政府有否做好準備？

主席，馬逢國議員提到體育和旅遊之間的連結，其實一向也有。我舉兩個例子，在盛事方面，有些十分盛大的傳統體育活動，是國際級的，例如香港國際七人欖球賽本身是一項運動、一項國際盛事，亦是香港一個相當吸引遊客的活動，每年有數以萬計的人參與。

旅發局昨天剛剛表示，關於即將舉行的香港單車節，我們也會利用港珠澳大橋，看看將來能否在那裏作賽，最終目的不只是在香港這個區域舉行，如果能夠透過港珠澳大橋連接三地，也可令我們一些體育運動項目，透過大型盛事和一些跨境......另有一個很好的例子，我相信馬議員也很清楚，下屆中華人民共和國全國運動會將會在大灣區舉行，正好說明這跟我們剛才提及旅遊發展"一程多站"的概念殊途同歸，因為有很多人前來香港，尤其是在疫情後，我相信他們不會只前往一個城市，他們前來的時候，可能要做很多防疫等安排，所以或會願意多花一些時間留在區域內。這正好說明，無論透過文化、當地藝術或跨境相連的歷史文物的連繫，以至體育活動或盛事，也可以一起推行。

祖堂的性質屬私人組織，司理的委任屬祖堂的內部事務。雖然現時民政事務局局長會根據《新界條例》將已獲祖堂委任的司理的姓名註冊，但若祖堂從來沒有聯絡有關民政事務處，或不曾就司理委任、辭任或離世事宜通知民政事務處，政府便無法得知有關祖堂的情況，包括其司理職位是否懸空，是否持有土地，以及持有土地的數目、面積和所在地等。基於上述原因，我們無從提供祖堂司理出缺或其持有土地面積的資料。

法定補償以外，政府設有土地特惠補償制度，作為替代安排，以簡易的行政機制處理土地補償事宜。政府是否進行收地和計算補償金額並不會考慮土地持有人的背景，上述機制適用於所有按法例需要收回的私人土地包括祖堂地。在此情況下，地政總署並無備存自1997年至今已收回的祖堂地及相關補償金額的數字。一般來說，地政總署發放收地補償金前，會先向土地的註冊業權人作出補償建議，待業權人接納補償金額，以及確定該註冊業權人穩妥擁有土地業權，才會發放補償金。如收回的土地涉及祖堂持有的土地，地政總署發放補償時亦會按《新界條例》第15條的規定行事。倘若被收回的土地涉及祖堂持有的土地，但該祖堂所有或部分司理出缺，政府便難以確立誰人全面持有《新界條例》所賦予的合法身份代表有關祖堂領取補償金。因祖堂所有或部分司理出缺而導致未領取補償金的個案，截至2021年9月27日涉及約4億元，涉及49個祖堂。

代理主席，綜合局長的答覆，我們看到不論是因為司理懸空、祖堂成員未能就補償金的分配取得共識，抑或其他原因等，由1997年直至今年9月27日為止，未被認領的祖堂地的收地補償金金額有22億元多，涉及219個祖堂。我想問，政府會如何處理一直未被領取的補償金？

其實我剛才已指出，我們需要先釐清相關情況，例如委任司理時經常會出現爭議，我們可能在缺乏足夠資料的情況下未能批核。

除香港中文大學及香港大學的醫科畢業生外，凡有意向香港醫務委員會註冊以獲取執業醫生資格的醫科畢業生，必須通過醫委會舉辦的執業資格試，並須於認可的醫院或醫療機構完成評核期才可正式註冊。因疫情關係，醫委會在去年及今年合共取消了兩次筆試及3次臨床考試，而將於下月舉行的各科臨床考試的考生名額，亦由原本的72個降至60個或少於72個。有評論指出，該等安排影響了醫生的供應。

代理主席，政府一直採取多管齊下的措施以應對本港醫療系統醫生人手不足的情況。除了持續增加培訓本地醫生外，政府亦積極透過不同方式吸引合資格的非本地培訓醫生來港執業，包括優化執業資格試制度、增加有限度註冊的吸引力，以及修訂《醫生註冊條例》，以在執業資格試以外另闢新途徑，讓非本地培訓醫生在符合特定條件後，便可在香港取得正式註冊資格。

就張宇人議員所提出的質詢，我現綜合答覆如下：根據醫委會提供的資料，現時醫委會每年舉行兩次執業資格試，共分為3部分，分別為第一部分：專業知識考試、第二部分：醫學英語技能水平測驗，以及第三部分：臨床考試。第三部分的考試共設有4個科目，包括內科、外科、婦產科及兒科。

經審視疫情的最新發展，以及在維持公共健康和安全及保持執業資格試的正常運作的考慮下，醫委會已在今年3月及9月舉行2021年執業資格試第一部分：專業知識考試及第二部分：醫學英語技能水平測驗的兩次考試。至於2021年執業資格試第三部分：臨床考試，將於今年11月底至12月初舉行。為保障考生、監考及其他工作人員的健康及安全，醫委會經參考香港大學及香港中文大學醫科畢業試所採取的感染控制措施後，會採取適當的防疫措施，例如考試場地的設置、2019冠狀病毒病病毒檢測及考生健康申報等。就有關第三部分：臨床考試的名額方面，根據醫委會的現行指引，第三部分：臨床考試的4個科目於每次考試可分別安排最多72個考試席位。因應兒科臨床考試形式的最新修訂而令每位考生的考試時間增加，以及就2019冠狀病毒病疫情而制訂的一系列感染控制措施，2021年執業資格試兒科臨床考試的考試席位會由72個調整為60個，而其他3個科目每科的考試席位上限則維持不變。如申請人數超出考試席位的上限，醫委會將會按現行機制分配有關席位。上述有關兒科臨床考試席位的特別安排只適用於2021年執業資格試。醫委會會參考以新修訂形式進行的2021年執業資格試兒科臨床考試的經驗，以及因應疫情的最新情況及相關的感染控制措施，於稍後時間審視明年第三部分：臨床考試席位的安排。政府會繼續與醫委會保持緊密聯繫，以確保醫委會能在維持公共健康和安全及保持執業資格試的暢順運作下，繼續舉辦執業資格試，讓合資格的非本地培訓醫生在本港取得正式註冊。
代理主席，相信你和我一樣很清楚，聽得醫委會這個名稱多，即"醫醫相衞"。我和你亦經歷過早幾年的立法會被人"拉布"，而醫委會增加額外4名非醫生委員的法案，亦被人"拉布"拉倒。

現時我們討論海外醫生，已有人擔心日後香港醫學專科學院的情況，無論現在嘮嘮叨叨地出聲反對的人，到最後出聲反對與否，這都會阻礙香港人享有適當的醫療。

考試何時舉行、設多少個席位，均應該公開，讓大家知道，特別是應該經局長同意才可以這樣處理。
代理主席，多謝張議員的問題，其實政府一直都很關注，亦很關心醫生人手的問題。

因此，我認為今次的情況非常特殊。

我認為當時的考試都是在這種情況下取消的。

我們未來會多加留意。

局長的答覆提到，第三部分的考試共設有4個科目，包括內科、外科、婦產科及兒科。

要考這4科，若我既不是讀婦科，現在又不是做婦科、兒科或外科，我只是做內科，我便會有3個科目不及格，試問我如何通過考試呢？若不通過考試，我如何取得醫專的執業牌照呢？

可能你也無需答覆我這項質詢，大家已清楚看到這個所謂的"試"是怎樣的。不過，我順帶一提，我稍後或明天也可能會說的，其實香港大學及香港中文大學的醫學院學生並不需要考試，我們有否質疑過他們的專業水準及資格欠佳？

代理主席，我簡單補充。

另一途徑是無需考試的，即有限度註冊。有關醫生只需要在公營醫療機構工作，並且達到我們的專業要求。

至於考試，張議員可能對考試有一些意見。在執業資格試方面，醫委會已一直進行優化，包括試題的設計，以期令更多考生獲取及格成績，以及引進網上教育資源中心，以提供更多資料、資訊，加深考生對考試的認識。因此，當局一直有進行這方面的工作。第三，我想回應張議員，香港大學及香港中文大學並非沒有考試，只是他們可能在每年讀醫科時，接受不同形式的評估，當中可能包括筆試、臨床考試或其他方式。

代理主席，我謹以《2021年業主與租客條例草案》委員會主席的身份，向立法會報告法案委員會審議工作的重點。《2021年業主與租客條例草案》旨在規管建築物分間單位的租賃，以保障低收入及議價能力薄弱的"劏房"租戶。委員更詳細研究《條例草案》下"分間單位"的定義。按照擬議的定義，只要租賃與"組成建築物單位一部分的處所"有關，並符合若干條件，該租賃將屬擬議租務管制的涵蓋範圍，不論單位是否涉及任何分間。政府當局表示，上述定義能讓當局擴大規管範圍，涵蓋更多低收入家庭及人士，這既能符合當局的政策目標，在法律上亦較為穩妥。部分委員質疑，《條例草案》建議的分間單位定義令所涵蓋的住宅租賃較原先擬涵蓋一般被視為"劏房"的單位為多，導致規管範圍太闊，甚至把那些只是出租其自住單位空置睡房的業主亦涵蓋在內，偏離了政府當局所聲稱規管"劏房"租賃的政策原意，變相等同恢復對住宅處所實施租務管制。因應委員的關注，政府會動議修正案，將關於業主在自住物業內出租空餘睡房並符合特定條件的租賃，豁免於《條例草案》規管範圍之外。委員亦認為，為了保護分間單位租客免被業主任意加租和減輕他們的租金負擔，規管續訂租賃時的租金增幅上限至為重要。然而，政府當局原先建議15%的上限遠超分間單位租客可以負擔的能力。鑒於近年分間單位租金持續上升，加上租客在分間單位租務市場的議價能力薄弱，委員強烈要求政府當局將有關上限下調至10%，與公屋的最高租金調整幅度看齊。政府亦接納委員的建議，並會動議修正案，將續訂租賃時的租金增幅上限，由15%修訂為10%。此外，多名委員亦認為政府應規管分間單位租賃的"起始租金"，防止"劏房"業主"先發制人"大幅加租，以圖抗衡擬就日後續訂租賃時加租作出的限制。政府當局解釋，估計全港現時有大約11萬個分間單位，特徵各有不同，制訂既客觀且易於施行的機制以公平地決定分間單位業主可收取的最高起始租金並不可行，而且以行政手段為全港每個分間單位重新訂定起始租金，亦會無可避免地在業主與租客之間引發大量糾紛。政府當局重申其目標是先行透過《條例草案》規管租賃，同時收集市場上分間單位租金資料，讓政府能夠評估及檢討租務管制措施的成效，適時考慮是否需要規管分間單位的起始租金。另外，《條例草案》訂明，分間單位租客在生時有權享有的規管租賃之下的利益及保障，在該租客去世後，可由同住的家庭成員取得。因應委員對《條例草案》下"家庭成員"定義的意見，政府當局亦會動議修正案，把該定義擴闊。法案委員會對於政府當局提出的修正案並無異議。代理主席，以下部分我會就個人意見發言。

大家關注"劏房"問題已久，亦明白11萬"劏房戶"共20多萬人所面對的居住問題。"劏房"呎價較豪宅更高，亦有濫收水電費、沒有書面租約及租住權基本未受保障的情況。我們現在進入良政善治的新時代，我們真的要付諸行動，所以，第一步要幫"劏房"住戶一把，不能將"劏房"的租管放任不理，也不能一如以往議而不決，現在是時候採取行動，所以我十分支持立法會今天順利通過《條例草案》。我在此感謝"劏房"租務管制研究工作小組進行深入研究及調查，提出管制"劏房"一系列建議之餘，也臚列了多項有用的數據，往後也十分有用。政府在2014年起，開始備存較詳細的分間單位的數字，對比過去6年，"劏房"租金加幅已有兩成多，單位數量亦增加14,000個至11萬個，當中包括所謂的"籠屋"、板間房。今年政府會再進行人口普查，我相信相關數字會持續上升。代理主席，我對於"劏房"的環境感受特別深，我相信代理主席亦如是。我記得在2018年3月加入立法會後第一個行政長官答問會，我向特首提出的第一項質詢，就是希望政府有措施幫助"劏房"的住戶。我在深水埗區服務了10多年，眼見"劏房"不斷增加，環境越來越差，真是一發不可收拾。

就我今年8月提交的一項書面質詢，政府回覆指全港有11萬個"劏房"，當中有45,000個位於九龍西，包括深水埗、九龍城和油尖旺區，可見情況越來越嚴重。"劏房"環境差，住戶議價能力低，除影響"劏房"租戶本身，對於大廈其他業戶亦不公平。我聽到很多例子，有單位"1劏10"，原本只有五六十人居住的大廈，變成容納二三百人。住戶人數增加，所有露台、天井、平台都改裝為"劏房"，這絕對會影響建築物的消防安全、排污等，令居民非常擔心。我記得新冠疫情爆發時有大廈被圍封，看到"劏房"的喉管胡亂接駁，令居民很容易染疫。去年11月油麻地大火導致8人喪生，其中一個原因，就是因為舊樓的環境嚴重欠佳，連基本防火設備都沒有。代理主席，在審議《條例草案》期間，委員比較多討論"劏房"的定義、加租規限及起始租金的問題。

政府最終接納了委員的意見，提出了相關的修訂。對此，我會在全體委員會審議階段再談及相關修正案。至於訂立起始租金，我亦多次與多個社福機構討論。民建聯的立場很清晰，我們支持訂立起始租金。

當政府日後搜集到更多關於"劏房"租金的數據後，我們要求當局在兩年後就訂立起始租金展開工作。

我最近連同一眾專業人士、地區組織及"劏房"的居民，成立了"告別劏房行動"，以便日後跟進《條例草案》生效後的情況。特首幾天前回應"劏房"問題時表示，她並非要致力令某一種居住模式消失，而是要解決住戶的困難。

政府和工作小組的報告均有提及增加公屋及過渡性房屋的供應等。

當中有5步，而這5步是可以重疊進行的。

希望局長可以跟進。我們明白，很多"劏房"居民基於種種原因，例如工作或上學需要，而要住在市區。

代理主席，最後，作為審議《條例草案》的法案委員會主席，我想藉此機會特別多謝運房局陳帆局長及蘇偉文副局長、陳嘉信主任及其他官員。其實《條例草案》在極短的時間內完成審議，絕對不容易，《條例草案》涉及多項細節。我在此感謝他們的努力，亦要特別感謝工作小組梁永祥主席及一眾成員，以及關注"劏房"的團體組織。由於他們過去多年的努力，我們才可以踏出這重要的一步。

我希望大家一起努力，往後繼續可以改善"劏房"居民的生活。

其後，我開始在貧窮問題上發聲；後來做了議員，亦繼續在議會發聲。2017年7月，我在"制訂房屋政策，紓緩殷切住屋需求"議案的辯論中提出設立"劏房戶"租管。當時，"租管"二字是禁忌。干預市場？政府當然不會考慮。其後，越來越多市民和議員認同"劏房"租管這個概念。我每年都會在事務委員會、質詢或議案辯論中談論此事。及至2020年，政府終於成立研究工作小組，肯做一直不敢做的干預市場，我覺得是很大突破。

代理主席、局長，不設起始租金的租管根本不是租管，因為由今天開始，在所有為期合共4年的新租約中，業主均可自由定價。

至於訂立起始租金的難處，我也十分明白。這條line我同樣懂得背誦：制訂既客觀且易於施行的機制以公平地決定"劏房"業主就每間"劏房"......

至於單位大部分的特徵和質素，例如地區及交通，其實已反映於估值。

我知道局長又會推說要收集數據來釐定該百分比。

在剛過去的星期天，電視台播出局長的訪問。

"正經做生意即是大善人。以下是報紙的標題——我相信局長不會反對那是他的意思——"陳帆：業主趁租管前加租不普遍"。"不普遍"便是"有"，現在政府制訂政策，明知道有漏洞，卻求神拜佛希望業主都是大善人。如此一來，邏輯問題再度出現：如果全部業主都是大善人，何須提出這項法案？國慶日，我到荃灣探訪"劏房"住戶，他們全部都是低收入家庭，租金佔家庭收入四成至五成。

代理主席，我對這項條例草案真的很有情感，但我確實不忍心看到它"走晒樣"，好事變壞事。請大家想清楚，如果規管起始租金，加租根本無須理會。

代理主席，我發言支持《2021年業主與租客條例草案》。雖說支持，但每當我想起審議《條例草案》的過程，便真的會大動肝火，甚至"拳頭也硬了"，原因是我對運輸及房屋局真的非常不滿，特別是主理《條例草案》的陳嘉信，他態度傲慢，以為數夠票便能蒙混過關，對"劏房"的定義不停"搬龍門"，以為可以輕易瞞騙議員和市民。我早已說過，我和其他議員不會輕易讓他"過骨"。直到他們後來知錯能改，才肯提交修正案。

自由黨亦非常認同國務院港澳辦主任夏寶龍早前在全國港澳研究會舉辦的研討會中所言，香港要告別"劏房"、"籠屋"。自由黨並非只是口講支持，行動最實際。我去年10月出任立法會房屋事務委員會主席，首次與局長開會時，我便留意到局長未有在來年的議程事項中納入"劏房"議題，並得知"劏房"租務管制研究工作小組原定在今年6月、7月才提交報告，因為擬備報告需時18個月。然而，我知道多位同事，包括自由黨議員，均十分關注"劏房"問題，所以我追問局長可否在今年第一季提交報告，使《條例草案》趕及在今個立法年度提交大會，而無需等到下屆立法會處理。結果一如大家所願，立法會今天便可以恢復二讀《條例草案》，真正做到急"劏房"市民所急。但因為政府"搬籠門"，令審議過程冗長，我們作為議員不能讓他們蒙混過關，必須確保相關條文清清楚楚。如一項令市民容易誤墮法網的法例獲得通過，絕對是我們辦事不力。

根據一般理解，"劏房"是指一間屋"劏"成很多房間，可能原本700呎的單位"劏"成數個少於或等於100呎的房間，"劏房"大多位於舊樓，整個圖則會完全改動。早於2016年，政府統計處的主題性報告中已有提及"劏房"的定義。根據當時政府的定義，"劏房"是指個別屋宇單位分間成兩個以上"屋內互通"、"屋外直達"且一般作出租用的單位。此說法與自由黨所理解的吻合。然而，政府今次卻擴闊規管範圍，把原本沒有作任何改動而只是將原有房間出租的行為也納入《條例草案》的規管。陳嘉信於會上回答我的提問時，更說是次修例原意並非只為"劏房"而做，又指當局採納了工作小組研究結果而進行修例。政府有責任在是次修例貫徹對"劏房"的定義，而擴大規管並不符合其政策原意，即保障低收入"劏房戶"。自由黨執着於清晰"劏房"的定義，以防存在任何不清晰之處。《條例草案》連原本無改動過的單位都要規管。據我們了解，不少中產人士因遷就上班地點，都會租住中環、上環、半山地區，租金動輒過萬元。這群人的收入動輒數十萬元，明顯不屬於低收入人士。又舉例，一名住在典型三房兩廳自置物業的單身退休老人，未有改動其單位，自己佔用其中一間房間而將其餘一間或兩間分租，以收取市值租金作為生活費，其間和租客共用廚房、廁所及客、飯廳。

召開數次會議後，政府終於肯提出修正案，將上述情況納入豁免。

市民留意到，現時立法會議員人數較少，沒有"攬炒派"議員存在，但我們建制派也不會閉上眼就通過法例，我們必然小心審議，追求法例又快又準、清晰易明，絕不會因為要"快"便將基本工作拋諸腦後。

《條例草案》本應早已通過，令"劏房戶"早些受惠。

代理主席，我發言代表新民黨支持《2021年業主與租客條例草案》。代理主席，我發言代表新民黨支持《2021年業主與租客條例草案》。剛才聽到張宇人議員的發言，他指責常秘蒙蔽立法會議員，說句公道話，其實我們在審議《條例草案》的過程中，亦對"劏房"的定義提出了不少討論。代理主席，大家都知道我們催促政府管制"劏房"，管的是那些強行"劏"出來的房，而不是板間房，根本很多樓宇也有數間分間房，我們認為如果分間數間房，並合理地把一間半間出租，其實是不需要管制的。但經立法會法律顧問審視法律定義及政府律師確認，結果是所有分間出來的地方，即英文premises，分間房也要被管制，所以自由黨要提出一些修訂。這不知是否與行政長官的看法有關，因為行政長官在發表施政報告後的一些訪問中提到，她認為"劏房"即是分間房，她覺得分間房沒有問題，因為有些青年人可能需要私隱，所以自己搬出去住。我詳細地看過政府研究"劏房"的報告，當中載有很多有趣的數字。的而且確，住"劏房"的人由25歲至44歲的比例最高，但自從2016年至2020年，45歲至60歲人士的比例由24%增至約32%。代理主席，我相信你和我都探訪過很多"劏房"，我更睡過"棺材房"，我去過很多"劏房"，但沒有看到一些青年人為了保障私隱而住"劏房"。

此外，"劏房"是不適切居所，還有一些更驚人的數字，過去3年，在"劏房"發生的事故有12宗，有65人受傷，12人喪失生命。這些事故大多發生在油尖旺區，有的是火災，曾經有少數族裔一家燒死7個人，我相信大家也記得這個慘劇，亦有一位女士在"劏房"觸電身亡。所以，其實"劏房"是我們迫切需要處理的問題。張宇人議員剛才說自由黨信奉自由經濟，本來不想並認為政府不應介入。

一定不乾淨的，要視乎樓宇有甚麼問題，有些真的有很多間隔，有些更是非法改裝，其實"劏房"的價格真的十分不一，有些有冷氣，有些根本無法安裝冷氣。所以，目前很難訂立劃一的起始租金，但經過今次修例之後，有標準租約，差餉物業估價署會幫忙搜集資料，已簽租約的要上報，我相信局長可以搜集一些資料，兩年後，我們便可知道租金的情況。屆時如果"劏房"問題延續，以及繼續有加租厲害的問題，出現投訴，局長可以開始管制起始租金，因為現在條例生效後也是管制將來的情況，那些舊有租約也是無法管制的。我還要提出一個問題，就是局長的研究報告完全圍繞應否規管，又擔心規管後有人退市，就連"劏房"都沒有。

其實，他們需要很多後續支援，因為居住環境惡劣，有些是漏水，有些門關不上、凹凸不平，需要很多人幫忙進行一些小維修。他們的膳食也有很大問題，因為我曾參觀一些"劏房"，住戶只有一個飯煲，他們根本沒有正常飲食，所以有些非政府機構提供共用廚房，讓他們得到比較健康的膳食。他們也有兒童託管的問題。

我認為這20多萬名居住"劏房"的人士，不只是人權受到打壓、缺乏基本人權，而且也絕對是社會上最貧窮的一群。所以，我希望局長正視這些問題，繼續努力搜集數據，以及在通過《條例草案》之後，不斷檢討當中不足之處，並且要為"劏房"居民提供延續的社會服務。

代理主席，雖然我並不是法案委員會的委員，但我一直都很關注和關心香港的住屋問題。

我認為《條例草案》能夠保障居於"劏房"租客的權利，是真正惠及基層市民的。不過，我雖然支持《條例草案》，但同時亦感到十分無奈。香港是一個繁榮的國際化大都市，經濟發展蓬勃，生活水平遠高於周邊地區，本應人人都擁有舒適的居住環境，但目前卻是"劏房"林立、"籠屋"處處。為數不少的基層市民仍蝸居在"劏房"、"籠屋"的狹小空間之內，這不單是基層市民的悲歌，亦是香港之耻。更加令我覺得可悲的是，今日我們並不是討論如何告別"劏房"、"籠屋"，而是討論訂立法例規管"劏房"的租金問題。雖然當局表示這並不是要將"劏房"現象合法化、恆常化，但最低限度也意味着我們在短期內根本無法告別"劏房"和"籠屋"，實在令人感慨。

代理主席，香港在未能徹底告別"劏房"的現實下，修例規管"劏房"租務是絕對有必要的。眾所周知，香港的"劏房"有兩大特徵：一是環境差，二是租金貴。即使香港的經濟發展受到疫情重創，但"劏房"的租金依然居高不下。去年10月，社區組織協會一項調査報告指出，"劏房"床位呎價最貴達105.6元，較1,000呎以上豪宅的35.5元呎價貴近2倍；更有46.5%的受訪者在過去3年曾被加租，一成住戶在3年內被加租3次，有人曾被累積加租近1,500元，亦有被一次過加租最高1,100元。由此可見，我們絕對有必要修例規管"劏房"租務，否則居住在"劏房"的基層住戶只能"肉隨砧板上"，每天要為支付昂貴租金而奔波勞碌。這絕不是一個公義社會應該出現的現象。至於《條例草案》的內容，我認為不單保障了"劏房"租客的權益，亦保障了"劏房"業主的私有財產權，還平衡了社會的供求需要，尤其是其中訂明規管租賃的租期為兩年，租金在租期內不得上調；將續訂租賃的租金增幅上限由15%修改至10%；規定業主不能要求租客支付租金、按金等以外的款項等。這些都是針對目前"劏房"租賃的一些顯著問題而作出的修訂，在一定程度上回應了"劏房"租客的訴求，是十分合理的，亦能夠真正惠及居於"劏房"的基層市民，值得我們支持。不過，美中不足的是《條例草案》並沒有就分間單位租賃的起始租金訂定上限。我認為這是漏洞，因為業主可能會通過大幅提高起始租金的方法，抵銷日後繼續加租的限制，而令租客無法實際受惠於今次的修例。當然，我明白各個分間單位的特性各有不同，劃一訂定起始租金上限或有難度，但我認為當局可以參考青年宿舍的租金訂定方式，以"劏房"單位周邊的屋宇租金水平作為參考，繼而按不同的區域來訂定"劏房"單位的起始租金上限，以免"劏房"租客繼續"捱貴租"。至於石禮謙議員的修正案，我認為能夠確保市區重建步伐不會因為今次規管"劏房"租務而受到任何不利影響，亦令《條例草案》更完善，因此我百分之一百支持石禮謙議員的修正案。此外，我認為好的法例要經有效實施才能達到預期的效果，否則只會淪為一紙空談。因此，我希望政府將來能認真落實和執行《條例草案》的內容，保障"劏房"租客的權利。同時，我們希望當局千萬不要以為今次修例規管"劏房"租務後便可以解決所有"劏房"問題，一勞永逸；反而，當局是要多些落區探訪，並不時評估及檢討租務管制措施的成效，適時作出改善和優化。最後，我想說，住屋已是市民幸福生活的關鍵。雖然政府勾劃出"明日大嶼"、"北部都會區"的發展藍圖，令人嚮往和充滿希望。但遠水難救近火，政府要改善基層市民——尤其是"劏房"住戶——的居住環境，任重道遠。今次政府修例規管"劏房"租務管制，充其量只是邁出改善基層住屋問題的一小步。我希望政府能夠再接再厲，迎難而上，在增加土地供應、簡化建屋程序、加快建屋速度等方面能夠大步向前，以早日實現夏寶龍主任所說的香港未來不會再有"籠屋"、"劏房"的目標，讓所有的香港市民都能安居樂業，大家都有溫馨的小康之家。

代理主席，《2021年業主與租客條例草案》在7月9日已經刊憲，7月14日在立法會進行首讀，並於7月16日成立法案委員會。立法會經過數月努力，《條例草案》今日提交上大會，恢復二讀辯論。我代表新界鄉議局發言支持通過《條例草案》，早日透過立法規管"劏房"租務，保障"劏房"租客的權益。香港"上車難"，"上樓更難"，公屋輪候時間屢創新高，由最初"三年上樓"的政策目標延至現時平均輪候時間長達5.8年。但是，實際上，很多市民的輪候時間是超過10年。基層市民"上樓"遙遙無期，很多家庭面臨"無屋住"的困境，為求"有瓦遮頭"，而被迫擠住在環境惡劣的"劏房"。過去"劏房""無皇管"，大部分"劏房"以口頭協議的形式出租，甚至沒有租約。因此，租戶很容易遭業主任意加租、濫收水電煤費用，租住權亦得不到保障，並要承受不公平的租約條件。由於"劏房"租戶多屬低收入人士，是社會較為弱勢的一群，即使被業主剝削亦求助無門，無疑令到原本已經捉襟見肘的生活，更加艱苦。

儘管"劏房"的居住環境欠理想，但在社會上仍然未有充足公營房屋和過渡性房屋供應以滿足低收入人士的住屋需求之前，"劏房"確能為基層家庭提供基本住處。現時政府提出規管框架和一系列措施，為"劏房戶"提供多一重保障，雖然未盡完善，但總算向保障"劏房戶"權益的政策邁向一大步。我期盼政府之後做好執法工作，並盡量縮短條例通過後至實施前的"真空期"，避免業主藉此機會大幅加租或迫遷。早前，我跟隨立法會探訪油麻地及土瓜灣的"劏房"家庭，親眼看到市民蝸居在擠迫、惡劣的居住環境，心情非常沉重。"劏房"空間狹窄，活動空間不足，很多也要共用廁所、廚房，"廚廁合一"的情況非常普遍，衞生情況極之惡劣，隨時令疫症爆發，更存在安全隱患；而看到年幼子女在這種環境下長大，更令人感到憂心和痛心。歸根到底，"劏房"的衍生，源自於本港土地供應不足、房屋短缺，致令基層市民"上樓"無望，越住越細、越住越差。不斷惡化的房屋問題不止是基層悲歌，更是民生之痛。長遠而言，香港不應該再出現"劏房"這類不適切居所。國務院港澳事務辦公室主任夏寶龍早前便明確提到，當國家實現第二個百年奮鬥目標的時候，期望"一國兩制"在香港的實踐將會更加光明，社會更和諧安寧，令人揪心的房屋問題將得到極大改善，希望可以告別"劏房"和"籠屋"。告別"劏房"已是明確不過的目標，要徹底解決"劏房"問題，首先便要增加土地房屋供應，縮短公屋輪候時間，讓基層市民早日"上樓"。

房屋問題一直是本港深層次社會問題之一，徹底解決"住"的問題，是本屆政府的重中之重。過去兩年本港遭受社會動亂、政治爭拗，令議會空轉，施政舉步維艱，窒礙了房屋政策的推行。隨着《香港國安法》的實施和特區選舉制度的完善，香港已由亂轉治，為做好經濟民生工作創造有利條件。特區政府應該展示高瞻遠矚的魄力，以破釜沉舟的決心解決香港的房屋問題，全速加快覓地建屋的過程，讓全港市民早日有個安樂窩。就如習主席所強調，我們必須"着力解決發展不平衡不充分問題和人民群眾急難愁盼問題"。代理主席，我謹此陳辭，支持《條例草案》。

代理主席，我也是《2021年業主與租客條例草案》委員會的委員，對於這項俗稱"劏房"租管的條例草案，工聯會予以支持。事實上，"劏房"和"籠屋"居民的困境歷史悠久，同時亦是香港作為國際城市的一個黑暗面，政府應該一早提供協助，以及提供住屋保障。政府這次在短時間內提出修訂，並在審議過程中採納各方提出的意見及修正案，可說是從善如流。

代理主席，"劏房"在香港不是新鮮事物，是在1950年代至1960年代已經出現的社會現象。當時人口增加但住屋不足，於是基層家庭只能住在木屋、天台屋以至分間單位內。時間橫跨六七十年，差不多涉及兩代人，但"劏房"、"籠屋"、板間房、"棺材房"等不適切的住房仍然存在，原因是甚麼？

代理主席，我發言支持《2021年業主與租客條例草案》。

主席，我發言支持《2021年業主與租客條例草案》。由我未進入立法會，以至進入立法會至今，其實我和民建聯的同事均從多方位、全方位及多角度跟進這問題，由當日的爭取，由"沒有"至今天"有"，已跑了十萬九千里路。主席，作為法案委員會的成員，其實我很欣喜今天能夠在議事廳作出辯論，盡快通過《條例草案》，亦感謝政府當局接納民建聯和我的多項建議。不過，主席，我希望今次就"劏房"實施租管只是第一步，不是一經立法便告完成，政府便可以"闊佬懶理"；相反，立法正正是一個起點，把過去"劏房"的一些惡劣現象糾正過來，例如濫收水電費、沒有租約、租金"海鮮價"，以及業主不願維修單位內損壞了的東西，這些都是我們每天在社區內經常重複又重複聽到的問題，"拖字訣"，亦是經常沒有人理會的問題。

我覺得這完全不能夠接受，亦感到非常無奈。主席，數天前，局長在電台節目中表示，業主趁措施生效前的空窗期提早加租的情況並不普遍，更表示大部分"劏房"業主是"正經做生意"。局長這句話說出來後，不少市民，特別是居住面積少於6.6平方米的"劏房"居民，都感到無奈和疑惑，加上有很多問題......讓我引述一些市民的心聲給局長聽聽。有一則來自一名市民的留言："對於'劏房'業主來說，正常做生意就等於壓榨租客"。另有一則留言："不如問一下租客，有多少'劏房'業主不曾壓榨過租客"。不少"心水清"的人也知道，經營"劏房"是沒有正式遞交圖則申請作出改動，沒有依足法例要求，亦未必符合《消防條例》的，這些對基層住戶是保障嗎？局長，既然你這麼說，那為何現階段我們仍要容忍"劏房"的存在，還要訂立法例規管呢？原因是事實擺在眼前，因為現時香港的樓價不斷上升，基層、低下階層已租不起正常的房間，但我們卻看不到......老實說，政府在加建公屋方面如何能夠真正趕得上現時大落後......"舊債"未還，"新債"又來了，因此才有"劏房"租務管制而已。現時"劏房"越住越細、越住越貴。局長，何謂"上床下廁"？

大家都希望政府能夠設立租務管制，並希望能透過租務管制把這類歪風和問題扭轉過來，把"劏房"變為合法化，使之將來能在管制之下。

事關合約精神，在《條例草案》未生效前，這些租約將來會怎樣呢？

我希望局長能夠幫忙，把這個真空期再縮短，真的不要多過3個月，希望可以保障基層、水深火熱的"劏房戶"的基本權利。主席，我對《條例草案》有以下評價。《條例草案》算是成功地透過議會、不同持份者及社會各界充分討論，亦透過法案委員會進行逐條審議，具體看到成效。可是，主席，我很擔心一點，就是如何執行。你也知道，執行力往往很能考驗特區政府同事。老實說，執行得怎樣亦會影響整項《條例草案》能否行穩致遠。所以，我希望局長能夠再三提醒同事，要加強《條例草案》通過後的執行能力，能夠釋除現時社會上很多人的疑問，包括如何仲裁、會否增加人手，以及執行上如何能夠做到更高透明度和更好的陽光效應。局長說，他透過一些志願機構在不同地區設立平台，為"劏房戶"提供一些例如租盤方面的資訊，以及當業主與租客有困難或糾紛時亦方便進行調解。主席，我再次強調，所有事情都必須加強宣傳，所有事情都必須能夠做到"到地"、"落地"。另外，今次的《條例草案》令我感到少許不開心，因為沒有設立起始租金。局長，我是失望的，但亦明白局方考慮到甚麼原因。然而，我希望你不要"走數"。

我們其實很期望業主可以自律，但很多時事與願違，業主以最大的利益、最大的實際考慮，做出一些"欺壓"我們基層住戶的住屋問題。所以，我希望局長在執法方面都要想方法，看看如何可以維護"劏房"租戶的權益。另外，局長，在審裁機制方面是否都可以簡化流程和縮短時間，以作出及時的回應，令一些"有心"的無良業主知道政府不是"無牙老虎"？局長，我亦想說說我對整個倡議的少許感覺。

今次這項"劏房"租務管制，我覺得你有跟進，亦希望你能持續跟進。局長，第二，我亦想說說，我們如何能夠透過整體長遠規劃做好這方面的問題呢？

這是很重要的，所以民建聯較早前提出了一項"安居.切實可行"的倡議。

其實，你是可以做到的，為何你不大膽一點地在稍後告訴我們：各位議員，我願意將"三年上樓"這個目標與現時的《長策》掛鈎？現時我們的基層市民看不到希望。局長，他們日等夜等、日捱夜捱、每餐節衣縮食，都是為了住的問題。局長，我覺得這方面真的不要脫節，因為現時市民正在期望着，所以輪候公屋的時間真是要縮短，不要越拖越長。另外，民建聯亦提出希望政府制訂告別"劏房"的路線圖——局長，就是我手上拿着這一塊牌子上寫着的。我希望當局能夠透過定期追蹤調查、訂立起始租金及研究，讓我們基層住戶都有一個路線圖、一個時間表，從而可以回應我們的訴求，增建公屋和制訂全面的政策。

你要記得，我每次發言都說"'越住越貴、越住越細'是香港房屋寫照"。

局長，我希望你能夠透過"多、快、醒"來創造好環境，讓我們的"劏房"問題可以得到解決。主席，我謹此陳辭，並支持《條例草案》。

主席，我由1999年開始出任九龍城區、土瓜灣區的區議員，土瓜灣區可說是全港"劏房"最多的區域。

其實，從數字上大家亦很清楚，根據"劏房"租務管制研究工作小組本年3月發表的報告，估計去年全港有29,897個單位被劏為合共100,943個"劏房"，數字較2016年所估計的分別增加10.27%及8.94%。局長，如果對"劏房"有研究，其實大家都知道，"劏房"在舊區只會增加而不會減少，其中有很多原因。第一，有需求；第二，租金吸引力大，所以，過去10年或20年，根本是"劏房"不斷、不斷增長的時間。其實，社會上一直有要求規管"劏房"，我相信局長如翻查紀錄，特別是區議會的紀錄，而立法會也有，便會看到由於"劏房"引申太多問題，漏水、大廈管理、租金偏貴等，議員已多次跟政府討論。

居於當中的住客要被迫啞忍，因為怕被趕走，他們都是基層市民、新移民，不是很有知識，即使現時政府研究"劏房"租管，他們亦不知道自己有甚麼保障，所以他們是很弱勢的一群。說實話，"劏房"成為香港作為國際都會黑暗可悲的一面，我覺得特區政府長期不作為，令現時的情況幾近失控，要負上一定責任。主席，大家都知道為甚麼"劏房"議題突然變成熱話，這是因為連國家也看不過眼了，為甚麼一個大都會會有很多"劏房"，越住越貴、越住越細。我記得早前全國政協副主席夏寶龍主任在會見政協時提出要關注房屋問題，由國家提出要告別"劏房"、"籠屋"，以至近日中聯辦駱惠寧主任探訪"籠屋"，提醒特區政府必須加大力度解決住房問題。由此可見，問題已不是香港的問題，連國家也關心。公道點說，這不只限於陳帆局長的事，我剛才說過，這是多年來的問題，我做區議員也20年，歷屆政府根本不想處理，大家都知道這是"燙手山芋"，很難處理，所以沒有人想處理。實在的說，我知道陳帆局長也算出力，他起碼在今屆提出了"劏房"租管，就是今天我們準備審議的《條例草案》。在施政報告中，政府看到現時問題十分迫切，增加了5,000個過渡性房屋單位，我認為局長有做工作。不過，看到"劏房"成為香港的黑暗可悲一面，真心說，特區政府過去不理不問，任由"劏房"發展，其實真的要負上一定的責任。主席，正如剛才很多議員發言，今天要落實"劏房"租管應該問題不大，因為很多黨派已表示同意。不過，大家也認為這是第一步，我理解局長如果要訂立起始租金是很艱難，但坦白說，正如我剛才提到，居住在"劏房"的都是最基層的市民，他們沒有議價能力，甚至不懂得議價，亦不懂得保護自己，所以，如果沒有起始租金，其實在短時間內，某程度也無法保護他們。我希望局長履行承諾，稍後真的收集資料，訂定起始租金。我記得以前曾詢問特區政府，可否進行"劏房"登記，特區政府表示不可以，因為這樣會將"劏房"合法化，但政府卻沒有規管，現在弄致"劏房"好像雨後春筍一樣。所以，局長，無論今屆政府還有多少時間，也需要正視這個問題。現在無法訂定起始租金，不等於將來不做，我希望政府不要今天通過條例之後，便停止工作，以為已經交差，真的可以做到告別"劏房"。第二，我要回應局長今天在房屋Panel回答的問題。其實施政報告已經表明，未來會發展新界北，我不是專家，但我計算過，只要政府願意加大地積比，局長也知道，如果按照現在的數字，大約15萬個家庭輪候公屋，然後假設每年增加2萬，只要局長努力做，10年內應該可以重新達致"三年上樓"的目標。其實大家也知道，要告別"劏房"，第一就要大力增建公屋，大家不是不知局長想做，但如果連何時做得到的目標也不肯再說......現在不是叫局長定下目標，根本"三年上樓"已經是政府的目標，只不過因為各種原因及歷史緣故做不到而已。剛才很多議員也表示，局長很多"樓債"也償還不到，既然現在是新時代，大家也有共識要發展房屋，我們已替局長計算過，只要增加地積比，將現在找到的土地增加地積比，其實基本上可以做到"三年上樓"。

大家看一看國家，國家那麼大，每5年訂一個計劃，每10年訂一個計劃，滅貧、消滅絕對貧窮也做得到，為何我們告別"劏房"不可以訂立一個時間表呢？我明白很多人也質疑，告別"劏房"不是真的一間"劏房"也沒有，告別"劏房"不等於取締"劏房"，但我們要有目標和決心，讓大家看到居住在"劏房"的人數逐步減少，以及即使他們最後真的選擇居住"劏房"，也不是不適切房屋，因為無法滿足需求。屆時如果很多人"上樓"，很多人居住在過渡性房屋，其實業主也要適應時代，不會壓榨得那麼厲害，不會弄到環境那麼差，對嗎？所以，我希望局長再研究一下，施政報告只是說要增建多少多少公屋，坦白說，有些市民已聽到沒有感覺了，因為兩年前，特首談到"明日大嶼"，今天又說發展新界北，其實發展那麼多，最重要的是何時做到"三年上樓"，何時讓市民的居住環境得到改善。所以，我再挑戰陳帆局長——或者也不是他個人作為局長可以承諾的——回去跟特區政府討論一下，土地房屋問題已經是最凸顯的問題，在新時代下，我們無法迴避。如果我們再是連訂定目標也不敢、不說，市民又如何看得到分別，又怎會有信心呢？局長的目標可以是基於某些假設，事實可以按照現在的輪候人數，假設每年是多少便可以做到，即使真的有變化，大家也會明白，但現在甚麼也不說，總之說會繼續建屋。所以，我們都是說同一句話，《長遠房屋策略》是好事，不過如果沒有把"三年上樓"、沒有將協助年輕人置業、沒有將告別"劏房"放入政府的政策目標，而局長只是告訴市民，新界北有多少土地、每年有多少土地，其實市民沒有辦法將其與自身的利益聯繫得到，沒有辦法知道何時可以"三年上樓"。我希望局長回去想一想，其實這些只是十分實在的要求，也是市民每天前來跟我說的要求，因為我服務的土瓜灣區的另一個特點，就是等候公屋6年、7年、8年的人也有很多，我每天接獲的求助個案如天上繁星。如果局長想落區，歡迎過來聽一聽他們的說話，了解一下他們等候6年、7年、8年還未"上樓"的心急情況。主席，我謹此陳辭。

主席，我今天發言支持政府的法案，但如果讓我選擇，我真的很不希望在香港立法會制定這樣的法案。其實"劏房"問題已經持續了很多年，立法會亦討論了很多年，但我認為政府一直採取鴕鳥政策，看不到、不管、不理，而且一直表示會盡快興建公屋，3年便能"上樓"，所以不用理會"劏房"。

我們都不理解，政府官員做事很僵化，不是"急市民所急"，沒有切身感受市民現時面對的最大困苦，不是為香港最弱勢的社群設想。主席，其實我們今天要處理這樣的法案，令我感到很羞耻。香港是全球最富裕的城市之一，但我們的人均居住面積一向很小，現在的人均居住面積是161平方呎，而公屋的人均居住面積則是75平方呎。現在竟然有20多萬人住在"劏房"、"籠屋"，有關居民的人均居住面積是56.5平方呎。香港市民經常投訴"住得差，住得細，住得貴"，還要"住得越來越細、越來越貴"。

其實，問題已經越來越惡化，很多人甚至連"劏房"也住不起，因為太昂貴，他們開始住"籠屋"、"太空艙"、木製板間房、床位、工廠大廈內的床位或貨櫃內的床位，甚至有人連床位也住不起，要做"麥難民"，甚至沒有地方住，沒有地方睡。香港經常自稱為很先進、很文明的城市，但我們如何對待最基層、最弱勢的市民呢？我們今天要在這裏討論規管"劏房"租金，是否感到很羞耻呢？如果你們真的能夠理解，其實現時的"劏房"、"籠屋"的生活環境真的很差，完全沒有活動空間。我曾經帶局長探訪"劏房"住戶，兩母子只有一張床，放下一個小櫃後連門都不能盡開，廚房和廁所也在同一個地方。

能否想象那種感覺？我們知道有很多人住在木製板間房或床位，他們要蹲下來，因為根本沒有空間，只有一張床那麼高的地方。不單是生活環境的問題，他們甚至要每晚與木蝨搏鬥，全身被咬，所以每天都要出外，回去睡覺可能只是因為尚算"有瓦遮頭"。人最基本的生活尊嚴何在？如果他們的目標是可以申請到公屋，政府承諾的公屋輪候時間是3年，但現在平均要輪候5.8年，如果單身青年人要輪候公屋，要等多長時間呢？主席，是17年。我想告訴你，有些青年人認為無論多努力，也不會有機會買私樓，住私樓或租得起私樓，於是，申請輪候公屋"上樓"便成為他們人生最大的目標，因為"上樓"後便"一天都光晒"，最低限度，"有瓦遮頭"、有地方可以住。可是，現時單身人士申請公屋的最高入息限額是多少？

所以，我們看到在這段時間，外國勢力可以借助香港人的怨氣，利用一些矛盾挑起仇恨，由埋怨政府變成仇恨政府，然後再變成行動。所以，我們一直提出房屋問題是香港最深層次的問題，如果這個問題不解決，香港永遠都有一部分最弱勢的市民、最弱勢的群體會仇恨政府。所以，這是我們必須解決的問題。我們看到今次施政報告提到會全面覓地建屋，發展北部都會區、"明日大嶼"，我對此當然十分支持，亦認為十分重要。

所以，我希望政府用盡一切可行方法覓地建屋，每個機會都不要放過，因為這個問題不解決，香港又如何走下去呢？所以，我們認為政府一定要有一個告別"劏房"的時間表和路線圖，讓市民有希望。

為何不可以增加地積比率？如果連"三年上樓"的時間表也做不到，我認為市民會很失望，亦會覺得政府不合格。我認為這是政府必須對我們作出的承諾。此外，其實每個覓地建屋的方法也是艱難的，但我認為每個方法政府也應嘗試。今次談到祖堂地，我當然會贊成，我們也有爭取，我們也支持所有其他建議。例如，一些很接近市區，沒有太重要生態價值的郊野公園邊陲用地，為何政府不予考慮？我們經常提到大欖隧道收費亭附近的土地，其實屬於市區一部分，如果可以動用這些土地的1%，便可以興建數萬個單位，為何政府不予考慮？

"劏房"不止平均呎租比豪宅貴，而且面積狹小、環境惡劣，衞生及安全欠佳，有些無良業主更不時以不同形式向租戶濫收費用，無理迫遷時有發生。這種情況極不理想，根本不應該在香港這個文明富裕社會發生。對於以立法方式推行租務管制，我與不少業界人士都有保留。根據海外和本港過去實施租管的經驗，規管往往會令租盤減少、業主更為"揀客"、樓宇老化失修問題加劇，以致出現林林總總走"法律罅"的行為，對基層弱勢租戶而言，隨時利少弊多。然而，由於香港的"劏房"問題實在太嚴重，政府覓地建屋的工作又進展緩慢，所以針對分間單位實施租管，以便爭取更多時間讓政府解決相關居住問題，可以說是沒有辦法中的辦法，我原則上不反對。

很多"劏房"居民都希望實施租管可以令"劏房"租金回落，租住權有所保障，居住環境得以改善。但是，估計為保障私人物業產權及平衡公眾利益，《條例草案》只監管"劏房"的續租租金加幅、租期及續租權等，並沒有限制實際租金水平，又不設所謂的"起始租金"或"合理市場租值"，亦沒有對"劏房"的面積、環境、衞生、安全及維修水平訂定最低標準，令不少人感到失望，甚至不滿。很多人都擔心部分"劏房"業主會趕在《條例草案》正式實施前大幅加租，以抵銷日後法例對加租幅度施加的限制，令沒有能力支付高昂租金的弱勢租戶面對更大困難。事實上，早前我與一些"劏房戶"及關注團體會面，大家擔心的情況似乎已經陸續出現。另一個問題是，現時市場上大部分"劏房"單位，或多或少都涉及違規改建，存在不同程度的樓宇結構、消防安全和公共衞生問題。至對工廈"劏房"、天台屋"劏房"及貨櫃屋"劏房"，更有可能是整個單位僭建和違反地契，部分更涉及霸佔政府或其他私人業主的土地。不少市民都要求政府加強執法，加快清拆僭建物和檢控相關業主，藉此提升香港的樓宇安全及衞生水平。然而，不知道是否因政府沒有足夠單位安置受影響人士，還是欠缺人手執法，當局最後決定將各類理應被依法取締的違法"劏房"，通通都納入《條例草案》的規管範圍。至於為相關租約和續租權提供法律保障的做法，說得好聽一點，是"權宜之計"、暫時性"隻眼開，隻眼閉"，說得不好聽，就是"斬腳趾，避沙蟲"，甚至有人說政府是"自打嘴巴"、"精神分裂"。將來，若有關違法"劏房"的租戶向政府投訴被業主超額加租或無理迫遷，當局應該優先處理有關投訴，確保租戶可以繼續在違法及有安全風險的"劏房"居住，還是應該先對更根本的僭建行為執法呢？如果當局先幫租戶，就變相把僭建問題延續，令這些"都市炸彈"遲遲未能拆除，亦令相關違規業主可以賺取更多不正當的租金收入；如果先拆僭建，作出投訴的租戶就可能因而喪失家園。

《條例草案》規定業主須為"劏房"的渠管、窗戶及廚廁爐具等進行保養維修，卻未有對相關設施制訂標準。不過，要制訂標準確實很難，因為有可能整條渠、整個廚房甚至整間屋的建造都是違規的。將來負責執行的差餉物業估價署及土地審裁處怎樣要求業主進行維修保養，亦是一個難題。對於"劏房"的最小面積或最低人均居住面積，《條例草案》亦隻字不提，但政府說會考慮限制新建住宅單位的最小面積，真的令人摸不着頭腦。即使真的限制新建住宅單位的最小面積，若不限制每單位最多可住多少人、多少戶，那又有甚麼用呢？

我的結論是，今次的立法始終是有總較沒有的好，尤其是包括禁止業主濫收費用、規定必須簽訂租約，以及"兩年加兩年"的租住權保障，應該可以幫助到一些租戶，起碼他們不會突然被業主迫遷。不過，我希望在《條例草案》通過後，政府會盡快制訂相關租約範本，而差估署亦會積極主動協助"劏房"租戶爭取應有權益。主席，真正能夠長遠協助"劏房戶"的方法，人人都知道，就是大幅及快速地增加土地房屋供應，令樓價和租金回落，使合資格家庭可以更快"上樓"。今年施政報告提出的《北部都會區發展策略》，以及推展中的"明日大嶼願景"，方向都正確，但所需的時間實在太長，沒可能要求"劏房"居民再多等十多二十年。因此，我希望政府把握時間，主動努力尋找更多方案，加快興建更多公屋和過渡性房屋，同時要精簡法規及審批程序，做好"促成者"的角色，集合公私營的力量，加快覓地建屋。同時，政府亦要繼續對僭建、霸地，以及無視租客安全的無良"劏房"業主加緊執法，有序取締，真正做到告別"劏房"，屆時就可以一併告別租管，廢除這項"食之無味，棄之可惜"的條例。主席，我謹此陳辭。

我們再看看，由2006年至2016年，住戶的收入範圍大約由10,000元增至15,000多元。同期，2006年的每月就業收入中位數是10,500元；2021年，是19,600元。

就是九龍區40平方米以下的小單位。

由此可見，無論是房屋的租金或售價，其升幅均遠超收入升幅，並以售價升幅尤甚。當我們的收入在過去10多年只增加百分之八十六點多，但樓價升幅卻高達百分之四百多，收入怎能追得上樓價？1999年，租住沙田河畔花園的一個單位......我們看看當時的地產新聞，河畔花園高層一個300多呎的單位，當時月租6,000元，連傢俬電器。亦即是說，當時一個畢業數年的大學生可以afford得起花6,000元在河畔花園租住一個300多呎的單位。這就是大學生畢業四五年後，賺取一萬六七千元或一萬五六千元時，有能力花6,000元租住單位的情況。但是，到了現今2021年，同樣是河畔花園，單位沒有368呎那麼大......根據10月1日的地產代理紀錄，268呎單位的出租價是12,500元，較1999年時高1倍。但是，假如我們現在問問香港的大學畢業生，在畢業四五年後若想在外租住單位，他們有能力花費多少在房屋開支，他們的答案其實與1999年時相差無幾。

為此，政府一方面要增加房屋供應和土地供應，另一方面要同時令市民的收入上升、香港有可負擔的房屋。

最糟糕的是，當大學生也要租住"劏房"時，更不適切的住房、質素更低的"劏房"的租金便因而持續上升，一直"拉高"。

其實，在歷屆政府中，只有今屆政府急於趕快訂立"劏房"租務管制，原因是要"交差"，因為中央政府多次提到香港房屋問題必須處理，所以現在大家都十分關注"劏房"。工聯會早在2014年已建議實施租務管制，如果政府當時聽從我們的建議，政府現在便有全部"劏房"的租金資料，今天便能訂定起始租金。

當局應該要令市區的"劏房"租金不再上升，所以應該要在市區多找一些"劏房"，當局的策略應該是在市區找"劏房"，而不是跑去"山旮旯"找來1萬多個過渡性房屋單位，然後便說自己"跑數"成功，交了功課。政府不應為了交功課或"交數"而做事。此外，政府須解決香港的貧窮問題，此事需要跨部門處理。政府不要以為今次實施"劏房"租管便能解決"劏房"問題。如果香港的跨代貧窮問題無法解決，10年、15年後同樣有那麼多人需要住在"劏房"的話，政府興建再多公營房屋亦不足夠。要解決跨代貧窮的問題，根本辦法是讓所有人的收入均有所提升，無需再用丁點租金租住不適切的住房，令所有人均有可負擔的房屋。主席，我謹此陳辭。

主席，今天我們討論《2021年業主與租客條例草案》，簡稱"劏房"規管。剛才很多議員都說足10分鐘，大家都有很多怨氣，為一些住在"劏房"的弱勢朋友向政府表達意見。局長，我是自由黨的議員，其實自由黨一向予人的感覺是我們來自工商界，而工商界向來奉行自由經濟，希望做到"大市場、小政府"，政府少些規管，由市場決定市場的規矩，包括價格。因為我們認為當有供，就有求，正常就會出現調節。

我就是自由黨在該委員會的商界代表，記得在當時討論這項議題時，我沒有諮詢政黨的看法，因為剛才我也提到，我們過去的立場其實是奉行自由經濟。

有時候，有些善長仁翁朋友贊助"福袋"，我們都要找地方派發，故此經常到訪這些地方，進去後便看見剛才同事多番描述的畫面，即一間十分細小的房間，家長可能在做菜，旁邊的小朋友可能在床上做功課，這些畫面其實很常見。

因此，當時該名記者問我對"劏房"管制的立場或自由黨的有關立場為何，我便說我的立場其實是支持實施規管。這立場其實與我們自由黨過去的立場不同，我亦沒有諮詢其他數位黨友。不過，很幸運，我數位黨友的立場其實與我的看法一樣，原因是當市場失衡後，我們便不能再實行剛才提及的自由經濟。如果繼續實行，居於"劏房"的朋友便真的要"瞓街"，他們如何可支付這麼高昂的租金呢？

但試想想，如果香港清潔工的工資為四五萬元、五六萬元，整個香港會發生甚麼事？其實會完全失衡。如果清潔工的人工不可達到五六萬元，便要想辦法降低房價，否則那些人只會一直痛苦。

這兩年大家都在爭論"明日大嶼"，你看到我全力支持你們。我告訴你，所有能夠提供土地的方法我都支持，包括郊野公園邊陲地帶，葵涌貨櫃碼頭——只要能撥出土地安置貨櫃碼頭，棕地，甚至新界村屋——我經常說該等村屋只有3層，若興建10層、30層，便可容納10倍人口居住。

這樣才能真正令香港的整體樓價向下調。不輸入外勞，長期封掉這關口，便是導致房價高昂的原因。

接下來還有2,000億元工程批出，而我們的人口越來越老，如何找人工作呢？所以，要解決這些問題，便要多管齊下，覓土地、輸入外勞，令樓價更低廉，"劏房"問題就會得到解決。

主席，我發言支持《2021年業主與租客條例草案》。

主席，香港曾經實施租金管制超過70年，但因應社會環境的變化，租管及租住權保障分別在1998年及2004年撤銷，而當年基本上可達到3年上公屋的目標。時至今天，上公屋的時間一再拖長，截至今年6月，平均輪候公屋的時間已經達到5.8年，住屋問題也越來越嚴峻。根據"劏房"租務管制研究工作小組的調查，"劏房"月租中位數為每平方米417元，遠高於新界區及九龍區內"細價樓"的租金，而且"劏房"面積越小，每平方米月租便越高。"劏房"的居住環境非常惡劣，已經成為香港這個現代化大都市的耻辱。在公共資助房屋單位大量供應前，透過立法方式保障"劏房"租戶的權益，是社會上的一個共識。我支持這項《2021年業主與租客條例草案》，期望法例最少有助保障"劏房"租戶的租住權及租金加幅上限，略為紓緩他們的生活壓力。法案委員會曾舉行6次會議，會上與政府官員最大的爭議，反而是有關"劏房"的定義。屋宇署的資料顯示，分間樓宇單位，俗稱"劏房"，一般是指在建築物原先經批准的圖則上顯示的一個樓宇單位被分間成兩個或以上的獨立房間。同時，政府統計處過往就"香港分間樓宇單位的住屋狀況"進行調查，對"劏房"的定義亦有不同。就政府在今次《條例草案》中對"劏房"的闡釋，委員普遍擔心，會無限引申至正常的租賃活動、失去焦點，令一些居於中、高價樓宇的租客，也莫名奇妙地獲得"劏房戶"同樣的保障。有見及此，政府最終接納了委員的意見提出修訂，將業主居於及分租同一單位、而租客居於建築圖則中被劃定為睡房的處所等情況，不包括在《條例草案》的範圍內。主席，這項法例開宗明義，就是保障"劏房"業主和租客，但"劏房"的定義必須清晰，以防止將來有人鑽法律空子；政府在新例實施後，亦應密切注意市場變化，確保立法原意不被扭曲。政府原訂的《條例草案》，建議限制續租時的租金增幅，規定須參考差餉物業估價署相關私人住宅物業租金指數的變動，並以15%上限，兩年租約，即每年加幅平均為7.5%，增幅極高，遭到所有委員反對。有調查顯示，今年薪酬趨勢平均加幅只有0.4%，同時，今年8月的基本通脹率也只是1.2%，但政府在《條例草案》中建議的租金加幅上限卻是7.5%，遠遠跑贏薪金和通賬的增長率，反映政府在擬備法例時，未有周詳考慮客觀經濟狀況。雖然政府現已採納委員的意見，修訂為每次續租不得超過10%上限，但這類貼近民情的工作應該一早進行。主席，今次《條例草案》規定"劏房"業主和租客須簽訂協議，而禁止業主向租客濫收公用設施費用一項，相信是最能夠即時保障"劏房戶"的舉措。麥美娟議員今年5月以私人條例草案形式提交《2021年水務設施條例草案》，目的是禁止私人物業的業主，尤其是"劏房"業主向租戶濫收水費。若違反有關法例，可被判處第3級罰款。社會上早已關注到"劏房"租戶要向業主繳交不合理水費的情況，所以上述修例可紓緩他們部分經濟壓力。但是，由於"劏房"業主可以巧立名目地額外收取其他費用，所以這次"劏房"租管的修例正好填補這片空白，防止所謂維修費、保養費等巧立名目的收費出現，避免租戶百上加斤。這次修例加設新罪行，"劏房"業主如要求租客繳付額外費用，即租金、按金、水費、電費、煤氣費或通訊服務收費以外的金額，可處罰款1萬元，重犯者則可處罰款25,000元。業主如收取租客高於成本價格的公用設施費用，例如水費、電費等，亦可處罰款。但是，在法例正式生效前，我希望政府可以向"劏房"業主及租客多做宣傳工作，例如呼籲未有安裝獨立水電分錶的業主，盡快做好相關工作，否則他們很容易便會誤墮法網。另外，應否訂立起始租金，亦是法案委員會上較具爭議的課題。由於"劏房"的地區、樓齡、坐向、設施等因素大不相同，加上過往"劏房"租約大多沒有"打釐印"，政府難以掌握數據，所以要訂立劃一的起始租金，的確難以實行。但是，日後將會規定雙方簽訂租約及"打釐印"，預計可以收集足夠的原始數據，客觀掌握"劏房"整體租金水平，希望政府在有關法例實施一兩年後，開始檢視所掌握的資料，再次研究訂立起始租金的可行性。主席，這次租管的修例只能解決"劏房戶"的部分問題。全港現時大約有11萬個分間單位，超過226,000人居於此類"劏房"，估計他們大部分正在輪候公屋。政府早前在施政報告提出了很有遠見的規劃願景，即《北部都會區發展策略》，打造300平方公里的新都會，可容納250萬人居住，而且公營房屋比例達到70%。陳帆局長早前亦提到，房委會建屋的流程已經是世界級。但是，遠水始終不能救近火，大規模興建公屋需要很長時間完成，其間政府應加大過渡性房屋的供應。行政長官在施政報告宣布額外提供5,000個單位，令未來數年的整體供應量增至2萬個，但我認為政府應進一步研究加快過渡性房屋的供應，逐步減少"劏房"租戶的數目。不少居於新界區的工作人口選擇租住"劏房"的原因，就是為了減低車費負擔。如果新界北發展得好，便可提供足夠工作機會，讓居民可以原區工作，減少跨區工作所導致的"劏房"需求。

主席，要徹底解決"劏房戶"問題，需要多管齊下，政府亦應敢於面對，大膽提出告別"劏房"的長遠目標——李慧琼議員剛才亦已多次呼籲——然後凝聚社會共識，讓這個現代城市的耻辱盡快在香港消失。我謹此陳辭，多謝主席。

我衷心感謝法案委員會主席鄭泳舜議員和各位委員，以及立法會秘書處同事所付出的努力和支持，令《2021年業主與租客條例草案》的審議工作得以順利及迅速完成。我亦衷心感謝剛才發言議員的支持及意見。政府一直關心"劏房"住戶的情況。"劏房"住戶大多數為低收入人士或家庭，除了需要承擔高昂租金，還要接受租約內可能存在一些不利租客的條款。此外，有部分業主並沒有與租客簽定正式的書面租約，單憑口頭協議往往未能釐清業主和租客各自的權責，因而引起不必要的糾紛。

《條例草案》旨在於《業主與租客條例》內新增第IVA部，以規管分間單位的租賃，為分間單位的租客提供保障。我們在草擬法例的過程中，最大的挑戰是如何在法律層面定義"分間單位"和訂立規管範圍。在我的《條例草案》首讀發言已作出有關的論述。根據《條例草案》，"分間單位"指"組成建築物單位一部分的處所"。一般而言，《條例草案》的規管範圍涵蓋板間房、床位、"太空艙"、閣樓、"籠屋"，以至"天台屋"和"平台屋"等不同類型的分間單位，符合"劏房"租務管制研究工作小組、關注團體和跨黨派立法會議員希望"劏房"租務管制措施能讓更多"劏房"租客受惠的意願。至於部分議員憂慮，按《條例草案》對"分間單位"的定義，當業主在單位內居住而僅出租單位內一個或部分空餘房間作為住宅時，有關租賃亦會被納入《條例草案》的規管範圍內，與大眾一般理解的"劏房"有分別，認為《條例草案》的規管範圍太闊。有鑒於此，我稍後將動議修正案，將某些符合指定條件的租賃豁除於擬訂第IVA部的適用範圍之外。《條例草案》建議的租務管制措施涵蓋多方面，包括：一《條例草案》將訂定業主及租客義務的強制性條款隱含地納入每項規管租賃內，而該等條款對業主及租客雙方均具約束力。這些條款包括：業主須安排將租賃協議加蓋印花、單獨承擔印花稅、向租客提供加蓋印花的租賃協議對應本，以及保養和維修分間單位內的指定項目。租客則須在到期日或之前向業主繳付租金；未經業主事先書面同意，不得對處所作出結構上的改動。此外，租客亦不得將處所用作不道德或非法用途、在處所作出會對業主或其他人造成不必要的煩擾的事情，或將整個處所轉讓或分租予另一人等。如租客違反上述義務，業主可收回處所；二《條例草案》強制規定業主與租客簽訂書面租賃協議。具體而言，假如雙方起初未有訂立書面租賃協議，租客有權要求業主在30日內，將書面租賃協議送達租客。假如業主沒有這樣做，租客可將租金扣起，暫不繳付，直至業主符合這項規定為止；三根據《條例草案》，每項規管租賃的租期為兩年。除非在《條例草案》指明的情況下，業主不得在租期屆滿前終止租賃。此外，分間單位首期租賃的租客，有權享有獲授予有關規管周期中的次期租賃的權利，從而享有總共為期4年的租住權保障；四《條例草案》限制規管周期中次期租賃的租金加幅，規定須參照差餉物業估價署就所有類別的私人住宅物業編製及公布的全港性租金指數在相關期間的變動，以每兩年15%為上限。

法院不得在自張貼有關通知書的最後一日的翌日起計的60日屆滿前，批予發出管有令狀的許可。這個"自動暫緩"60日的措施，應可給予受影響的分間單位的租客足夠時間，另覓居所。

我們明白，部分議員關注現時《條例草案》沒有規管起始租金，"劏房"業主因而可能會嘗試先行加租，以圖抗衡續租時的加租限制，因此促請政府應考慮盡快規管"劏房"的起始租金。由於現時估計有超過11萬間"劏房"，特徵各有不同，決定起始租金時理應考慮每間"劏房"的特徵，而個別"劏房"的租金水平受眾多因素影響，即使位於同一單位內，各間"劏房"的租金水平亦會因應一籃子因素而有所分別。因此，我們認為現階段在未掌握"劏房"市場的租金數據的情況下，要制訂既客觀又公平合理的機制以決定"劏房"起始租金，當下並不可行。政府的目標是先行透過《條例草案》，規定業主須在租賃的租期開始後的60日內，向差餉物業估價署提交關於該租賃的資料，讓該署能適時收集市場上分間單位租金的資訊和實際情況，以便政府能評估及檢討租務管制措施的成效，並在適時考慮所需的進一步措施。事實上，"劏房"業主實際可以收取的租金，視乎整體經濟環境、單位本身的質素及租客的負擔能力等因素而決定，業主不可能完全忽略這些客觀因素而大幅提高租金。再者，"劏房"租戶主要是低收入人士及家庭，在目前經濟環境不明朗的情況下，業主是否能大幅提高租金，也不無疑問。坦白說，最近我也有探訪"劏房"租戶，是與在座很多議員一起去的。我們問過一些"劏房"住戶，他們都很坦白，指相關的業主並沒有如剛才所說出現任意加租的情況。有些情況是，租戶自己現時的收入少了，業主也會作出相應考慮。

我們理解社會大眾期望《條例草案》能夠盡早實施。如《條例草案》獲得立法會通過，修訂條例將在憲報刊登當日起計的3個月屆滿時，即明年1月下旬起實施。差餉物業估價署將負責《條例草案》的執行工作，並正成立一個約50人的新小組，以協助公眾認識新的規管制度；處理查詢；就租務事宜提供諮詢和調解服務；在新法例實施後發布申報的分間單位的租金資料；以及採取所需的執法行動。剛才有議員非常關注有關的籌備工作，我或者在此再說一點。

《2021年業主與租客條例草案》。
就《條例草案》的辯論及表決安排，委員可參閱講稿附錄。委員已獲得通知，全體委員會會合併辯論各項條文及修正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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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1至17條。
運輸及房屋局局長會動議修正案，旨在修正第4、5、8及9條。石禮謙議員亦會動議修正案，旨在修正第4及8條。就修正案詳情，委員可參閱講稿附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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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會先請局長發言，然後請石禮謙議員發言，但他們在現階段無須動議修正案。然後，我會請其他委員發言。

為保障分間單位的租客免受其業主在續租時任意加租，擬訂的第120AAZE2條訂定，在同一個規管周期中，次期租賃的租金增幅的最高百分比，是以下兩者中的較低者：一管制百分比，即差餉物業估價署就所有類別的私人住宅物業編製和公布的全港性租金指數於相關期間的百分率變動；及二15%。我們在訂定15%的加租上限時，曾審視差餉物業估價署上述租金指數在過去20多年間每兩年變動的幅度，認為將加租上限訂於15%已經可以為分間單位的租客提供一個額外及有效的保障，以免他們受因私人住宅市場租金大幅波動而引致的過高租金加幅的影響。

然而，如分租客在指明法律程序中以瑣屑無聊或無理取鬧的方式進行訴訟，以及對於分租客在指明法律程序中作出的反申索的訟費，以上並不適用；及五相關法院在指明法律程序中，就上級業主或下級業主針對分租客獲判勝訴的判令而言，在該判令獲得的款項中，不得包括就賠償而給予的利息。第四組的修正案修訂《條例草案》第8條擬加入第7章的附表6，以指明額外種類的獲豁除租賃。《條例草案》第4條擬訂的第IVA部第120AAB2條訂定，擬訂的第IVA部不適用於附表6指明的租賃。

按上述修正案的精神，我們亦建議豁除香港房屋協會所管理的"未補價資助出售房屋——出租計劃"下的租賃。出租計劃旨在令合資格的資助出售單位擁有人可更善用其單位，同時為有需要的家庭提供可負擔的租住房屋。在出租計劃下，合資格的未補價的香港房屋委員會和香港房屋協會資助出售單位的擁有人，可將整個單位或其中個別睡房出租予合資格的公共租住房屋申請者，或將整個單位出租予指定的非政府機構，而指定的非政府機構繼而可再以許可協議形式，容許合資格的公屋申請者使用並居住於有關單位或其中個別睡房。香港房屋協會已訂立措施以保障出租計劃租戶的權益。例如，如果租戶在租賃期間獲派公屋單位，租戶可以終止租賃等。香港房屋協會會繼續規管出租計劃，以確保擁有人和租戶的權益得到妥善保障。據此，我們提出修正案，在附表6中加入屬在香港房屋協會的出租計劃下的處所的租賃，以將其豁除於擬訂第IVA部的適用範圍之外。此外，我們建議在附表6第2e條中，刪去"、由該機構提供的房屋單位的"，將在該款下可獲豁免的租賃簡化為"從社會服務機構取得而持有的租賃"。

經徵詢律政司後，我們確定宣誓下作假證供罪屬《刑事罪行條例》第V部所訂罪行之一。換言之，擬訂的第120AAZZE6b條的範圍已涵蓋擬訂的第120AAZZE6c條，後者並無需要。因此，我們提出修正案，將擬訂的第120AAZZE6c條刪除。第二，我們建議修訂《條例草案》第5條英文文本中在landlord的定義中一個語法上的錯誤。最後，我們建議對《條例草案》第8及9條作出其他若干輕微的技術性修訂。主席，政府已就上述修正案諮詢法案委員會，委員並無提出異議。我懇請議員支持政府提出的修正案。多謝主席。

主席，剛剛通過二讀的《2021年業主與租客條例草案》，原本建議將"劏房"的續租租金加幅限制在最多15%，不少市民聽起來認為很高，但其實這是每兩年調整一次的加幅上限。根據《條例草案》，"劏房"的加幅幅度不可以高於同期市場住宅平均租金的升幅。根據過往差餉物業估價署的數據顯示，每兩年的市場租金升幅，絕大部分是低於15%，有時候甚至是負數。

正如我在二讀辯論時指出，《條例草案》未有為受管制"劏房"訂定"起始租金"或合理的市場租值，即使把加幅的上限再降低，對租戶亦未必有幫助，因為業主可能趕緊在《條例草案》生效前預先加租，令租戶未見其利，先受其害。如果將來的市場租金升幅根本未達到10%，"劏房"租戶因為業主預先加租而導致更早和要支付更高的租金，導致雙重受害。政府表示香港的"劏房"單位五花八門，面積、位置、間隔、設施和質素都不一樣，現階段沒有足夠數據訂定市場租值。但是，說到"劏房"的加幅幅度限制，政府又用市場住宅的平均租金升幅來做標準，真是自相矛盾，自打嘴巴。作為一位資深產業測量師，我認為只要政府有心做，沒有理由不可以為"劏房"訂定合理的市場租值。我明白"劏房"的呎租對比同等的住宅單位的市場租值應該是高的，因為相關業主要支付額外費用來改建單位，但幅度亦不應該"冇晒譜"。政府說要待"劏房"的租管實施一段時間，掌握到一定數據，才訂定"劏房"的起始租金或合理租值，我覺得道理是非常牽強。因為何謂"市場租值"，在國際上、學術上、專業上是有定義的，其中一個元素是租賃雙方的地位要對等，包括在資訊上、知識上和議價能力上。

雖然很多人都不理解該上限其實並非硬性規定為15%或10%，亦要視乎差餉物業估價署半年差餉估評的數字。但是，我們都認為10%是較為理想而合適的數字。政府在聽到我們的意見後亦作出修正，所以我們是支持的。另一方面，對於分租了一個房間的同住業主可獲豁免規管，我們都是支持的。

我們最初要求政府澄清的另一項修訂，是業主停止與房東的租約時如何保障"劏房"分租客。現在政府也提出修訂，在上級租賃終止或存在民事債項時，業主對分租客提出申索的權利將予廢除，我們也同意這點。最後，關於石禮謙議員的修正案，我自己都細心想過"石大哥"的建議，亦很明白石議員當初是以市區重建的好處作為出發點。我亦申報我是市區重建局的成員。

不過，我們現階段都希望從保障"劏房"租客的角度出發，並希望清楚地帶出這信息。另一方面，我們亦看到很多時候，由收回該等租賃單位作重建，再到真的成事，所需時間其實頗長。

因此，現階段我對這方面有保留。

主席，我剛才已經回應有關"劏房"加租上限的問題，接下來我會講述政府其他幾項修正案。

政府現時提出修訂，把業主將自住單位的某個房間出租而不涉及把單位"劏開"的租賃，剔除於租管範圍之外，是合理的做法。另一組修正案是有關二房東把"劏房"分租給租戶時的責任，這種情況在香港頗為普遍。一旦二房東與業主之間的上級租約完結，作為三房客的"劏房"租戶享有甚麼保障呢？我與多位議員對此也很關注，但同時亦要平衡守法業主的應有權益，尤其是當業主根本不知道二房東已將單位以"劏房"形式出租。政府聽取議員的意見後提出修正案，釐清相關的收樓、通知及補償程序，亦是值得肯定的。石禮謙議員提出的修正案建議，在所有已向法庭申請進行強拍，以及已獲政府批准拆卸重建的樓宇中的"劏房"單位，可以獲豁免受《條例草案》規管。他的出發點我是非常認同的，就是不應該因為實施租管，而阻礙或拖慢舊樓及舊區重建，因為進行重建，正正是其中一個可以有效改善市民居住環境及增加房屋供應的方法，有助香港加快解決居住問題，告別"劏房"。可是，正如政府指出，石議員的修正案存在不少技術及草擬問題，尤其是沒有對業主申請強拍重建的時間設限，令到有關豁免條款有機會被一些無良業主濫用，藉此逃避"劏房"租管。但是，為何政府又不作出更完善的修訂呢？是否因為急於在今屆立法會會期內通過《條例草案》呢？我希望政府當局會跟進其承諾，密切留意"劏房"租管的實施會否對市區重建造成負面影響，作出相應的行政調整，並在有需要時從速進行修例。我亦希望政府會留意另一方面的影響，就是會否有些業主由於擔心會拖慢重建，即使未收夠一定份數的業權，都寧願把單位丟空，不作出租，從而導致出租單位減少，浪費了一些可供人租住一段時間的物業。主席，我謹此陳辭。

石禮謙議員，請問你是否想再次發言。

運輸及房屋局局長，你是否想再次發言？
主席，有一點我想先作澄清。第一是關於起始租金的理解。起始租金，我們在草擬法例的過程中，以至我剛才的主體發言亦說得很清楚，沒有一個客觀、公平、合理的安排，在當下有關做法並不可行。我或者簡單說一個例子，大家可能會理解。有兩個"劏房"，在同一個地址、同一幢大廈、同一個樓層、同一個單位內、同一個面積，但有窗和沒有窗、外面望牆壁或是開揚、有沒有獨立廁所、有沒有冷氣及其他附加的設施，這些其實在現實當中，價錢相差很遠。第二點要澄清的，是剛才石議員所說，他建議以一個金額當作資助，讓"劏房"的住戶搬走，政府沒有說過不可以。

換言之，擁有某地段的不分割份數中不少於90%的不分割份數的多數份數擁有人，根據該條例向土地審裁處提出申請作出一項強制售賣該地段所有不分割份數的命令的權利，以及屬某項售賣令標的之地段的購買者在該條例下享有的保障，不受影響。如地段唯一擁有人或共同擁有人有意重建該地段上的建築物，《條例草案》並不妨礙業主與租客就租客提早退租及相關的賠償安排進行商議。此外，我們相信任何人如有意購買某地段的份數以重建該地段，亦會考慮購買所涉及的已存在的合約及其他義務。《條例草案》的目標，是為居住於分間單位的租客提供合理的保障，當中很多租客均為弱勢的低收入家庭及人士。《條例草案》建議的分間單位租務管制制度的主要一環，是為分間單位的租客提供合理的租住權保障，以回應分間單位的租客、關注團體及跨黨派立法會議員長此以來一直殷切期盼的訴求。根據《條例草案》，分間單位首期租賃的租客，有權就該分間單位享有獲授予有關規管周期中的次期租賃，從而有總共為期4年的租住權保障。我們留意到，石議員建議的修正案，將在根本上令《條例草案》這個重要目標落空，因為分間單位的租客，在石議員修正案擬新增的附表8指明的情況下，將被剝奪獲授予次期租賃的權利。我們亦留意到，石議員原本於2021年9月6日舉行的法案委員會會議上建議，分間單位的租客可因喪失獲授予次期租賃的權利而獲得賠償，而我們於2021年9月7日及28日由立法會收到的石議員較早版本的修正案中，亦曾包括這點。但是，石議員已在2021年9月30日最新版本的修正案中移除此項建議，即分間單位的租客不可在出現修正案指明的情況下，因喪失獲授予次期租賃的權利而獲得任何賠償。石議員之後在其2021年10月6日的信件中指出，他刪除此項關於賠償的建議，是因為政府反對該項建議。所以剛才我亦澄清，現時《條例草案》在賦予分間單位的租客合理租住權保障的同時，如地段擁有人有意重建該地段，《條例草案》並不妨礙業主與租客就租客提早退租及相關的賠償安排進行商議。此外，我們留意到石議員的修正案，牽涉一連串非常複雜和備受爭議的事宜，並不能夠在《條例草案》中妥善處理。我們尤其關注，由於石議員的修正案只適用於規管租賃，規管租賃的租客，相較同一地段上的建築物內存在的非規管租賃的租客，或會因石議員的修正案而被置於一個較為不利的處境，而這點正有違《條例草案》為分間單位的租客提供有效保障的基本目標。此外，由於石議員的修正案並無制訂任何保障措施，以確保有關的重建確實會如期實施，因此我們亦憂慮石議員的修正案或會造成規管的漏洞。正如我們早前回應石議員於2021年9月7日提交予法案委員會的較早版本的修正案時指出，雖然石議員的修正案涉及的課題並不適宜在《條例草案》中處理，但我們會與有關政策局密切留意情況，並且將來如有需要的話，審視是否應推行適當的措施以促進重建。

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決議題是：講稿附錄所載沒有修正案的條文納入本條例草案。贊成的請舉手。

主席，我動議若稍後就《2021年業主與租客條例草案》的條文或其修正案進行點名表決，表決須在鐘聲響起1分鐘後進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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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贊成的請舉手。反對的請舉手。

我命令若稍後就本條例草案的條文或其修正案進行點名表決，表決須在鐘聲響起1分鐘後進行。

經修正的第5及9條。

贊成的請舉手。

經修正的第4及8條。
由於較早前運輸及房屋局局長就第4及8條動議的修正案已獲得通過，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決議題是：秘書剛讀出經修正的條文納入本條例草案。

反對的請舉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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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贊成的請舉手。